主席，早晨，我就施政報告致謝議案中"改善民生"的範疇發言。我準備用一個成語故事作為開始，這個四字成語是"惡夫佞者"，是一個《論語》中關於孔子責罵他的學生子路的故事。

"他最討厭這些利口善辯、"死剩把口"、強詞奪理的人。究竟先進於禮樂，抑或後進於禮樂，這個不是今天的主要題目，但對於"惡夫佞者"中的"佞者"，我認為可能值得大部分問責官員反思。今天特首不在席，張建宗司長也不在席，由黃錦星局長兼任政務司司長。我記得張司長說過"事不避難，積極有為"這8個字，這是張司長在11月4日星期日在網誌中發表文章的標題；文章起始部分是這樣寫的："立法會將於11月7日至11月9日辯論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政府會以開放謙卑的態度，聆聽議員的意見，並作出適當的回應。"之後司長亦說"民生無小事"，還列舉10個例子逞強。我估計司長刻意從施政報告的244項新措施中舉出10個例子，即使不是逞強，大概也是想強調這10項措施是政府的重中之重，向市民強調積極有為，不會"爛尾"。我姑且看看這10個例子如何改善民生，結果我看到了：豁免巴士隧道收費，不過這項政策究竟是惠及巴士公司，抑或惠及市民呢？禁止電子煙，會否因為政府受壓於煙草公司呢？不要緊，當中還有產假、爭取強積金對沖、街市落實選址、優化升降機、康健中心等，確實是惠及民生的措施。不過，我們亦要留意，這些當然是政府應有之義，即使這些應有之義在今天得以落實，也是很多議員在過去多年來苦苦相迫才爭取到的結果。以天水圍和東涌市中心興建街市為例，天水圍和東涌究竟入伙多少年了？我在天水圍做過前線社會工作，了解當中的規劃出了甚麼問題，知道當區居民在生活上受到多大的虧待。現在才落實公眾街市的選址，政府在規劃方面會否感到有點兒羞愧呢？再仔細看看"事不避難、積極有為"的政府對弱勢社群有甚麼具體的承擔，結果與福利相關的重中之重政策，即該10項例子中，只有最後一項輕輕提及會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包括在學習、就業、福利等範疇，完，句號。羅致光局長，在張建宗司長提出的10個例子中，沒有一項關於福利。第十項僅僅可以說是福利和民政交疊的一個範疇，為何會這樣？

政府想透過司長的網誌表達一個信息，強調施政報告多項民生措施徹底處理一連串"老、大、難"的問題，充分體現所謂政府事不避難、積極有為的管治新風格，但我認為政府的思維仍然維持在"老、大、難"的問題當中，不過是另一種的"老、大、難"——"老點"、"大話連篇"、"難有作為"。主席，我昨晚拿起"任何仁"，他是任何一位年青人，眼中只有錢、錢、錢，周圍都是紅線、紅線、紅線，令我們的年青人變成"紅線女"和"紅線仔"。今天我帶上另一個"任何仁"，今次的"任何仁"既沒有金錢亦沒有紅線，但他有很多黑色的點，很多"老點"，我覺得真是"老點"希望。

他選擇在三更半夜、凌晨2時發新聞稿，這樣回應："聯合國對於香港一些人權狀況的關注，是不必要、毫無根據、不成立的，是出於誤解和對香港真實情況缺乏了解所致。"張司長作為政府代表，一邊說政府會以開放、謙卑的態度聆聽意見，並作出適當回應；一邊卻在聽到意見後，在全無反思的狀況下立刻否認事實，指責人家的關注是不必要、毫無根據、不成立、對香港的真實情況缺乏了解。再舉另一個例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施政報告發表當日，即10月10日，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訪問了545名市民，了解他們對於今年扶貧措施部分的評分，結果為45.6分，得分不合格。這個結果是過往9年調查以來第二低的得分。張司長在出席電台節目時又批評，他留意到有意見指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不足，但此說法並不公允。司長多番強調，這與報章未有詳細報道扶貧措施的細節有關。我原本以為，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辯論重點不應只放在議員是否要向特首致謝，還應該透過反覆的辯論讓政府了解不足之處，加以改善。可是政府的取態是"我做的永遠是對的，你說的永遠是錯的"，只懂諉過於人的"老、大、難"態度，即"老點"、"大話連篇"和"難有作為"。政府這種無賴的表現未必是出於偶然，這才是我最擔心之處。這可能是與"林鄭"政府採取威權管治、漠視及損害公民權利和法治精神有關。以今次施政報告提出興建公務員學院為例，便是其中一個威權霸道的表現。在沒有任何溝通的情況下，"林鄭"一聲令下，觀塘道仍然運作的職業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這項社區設施，將會因為特首的決定而關閉。政府獨裁的表現比得上內地驅趕低端人口的行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不同的場合，包括福利事務委員會上表示，學員不會受影響，政府會做到無縫交接；可是，展亮中心的學員真的不會受影響嗎？

觀塘展亮中心的"快餐店營運課程"更是全港唯一一個為殘疾人士提供資歷架構認可證書的同類課程；一旦觀塘展亮中心關閉，其學員必定會受到影響。職訓局是唯一為殘疾人士提供專業教育的學術機構。如果觀塘展亮中心關閉，就意味着其獨有的課程將會永遠消失，根本無從銜接。觀塘展亮中心面臨永久關閉，將會終止300個展亮中心課程學額。當局的處理手法固然霸道，但最令我氣憤的是，明明就是削減殘疾人士服務，但政府不單不承認事實，更大話連篇地欺騙學生和家長，說不會有問題。羅局長又狡辯，指觀塘展亮中心關閉後，會在九龍一個更位於中心、更加方便的地點，設立一個更大規模、服務更好的綜合訓練中心，但問題是，我們詢問過政府多次，這個更位於中心、更加方便的地點在哪裏呢？我認為，他不肯回答，並不是因為未找到地方，而是由於有關選址根本貨不對辦，根本是為了康健中心而設，而不是為了展亮中心而設。

今天我找到了，除了流氓外，當權者也如是，因為"我話事，我要怕誰？所以，"林鄭"可以君臨天下，可以說怎樣就怎樣，而有"林鄭"撐腰的官員也是如此態度，對於關閉展亮中心一事，臉不紅、耳不熱，一句謊言掩蓋另一句謊言。民間團體"關注社會開支聯席"與我的辦事處共同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社福開支對基層市民有何影響和他們有何意見，並建議政府應以經常性開支取代一次性的紓緩措施，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有近八成受訪者認為政府在社會福利上投放的資源不足夠。有超過五成受訪者同意應該增加服務名額、空間和人手，以及縮短輪候時間。此外，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安老、殘疾和青年等各方面的社會服務，也未能滿足到市民的需要和提升其生活質素，當中對社會保障和醫療社會服務尤為不滿。在對照顧者的幫助上，有近八成受訪者認為社會服務未能有效減低其壓力；而幾乎所有受訪者均認為，政府應該定期進行福利規劃，包括積極利用財政儲備改善社會福利和增加經常性開支。最後，亦有一半受訪者不支持現行社會服務機構發展用者自付或自負盈虧的方向。主席，我很希望這項調查可以得到政府關注。政府財政盈餘豐厚，坐擁過萬億元的盈餘；它提出要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時很疏爽，但對於安老服務的支援卻如此吝嗇和"縮骨"。在10年前輪候公營院舍的長者有18,000人，現時已經增至3萬多人，很多長者未等到宿位便已經離世，每年大約為6,000人。私營院舍缺乏監管，服務質素參差，長者大多數只能獨居家中，無人照顧，淪成"四等"公民，"四等"的意思就是等吃、等睡、等排泄、等死。樂施會早前亦發表了《香港不平等報告》，提出政府應該對公共服務預算增撥367億元，使經常性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由目前預算的14.4%，重回2003年SARS時的15.7%。我知道羅局長已經回應過，他曾指出本年度社會福利經常性開支預算增幅達21.3%，是史無前例，可一難可再。可是，我必須再次在今次發言中強調，政府實際撥款的金額只有210億元，距離367億元的目標尚差了163億元，與其他國家的資源投放比例簡直差天共地。威權政府繼續發揮"老、大、難"的本色，把數字說得很亮麗，但其實比例卻令人很抑鬱，一而再地"老點"、"大話連篇"、"難有作為"。

他提醒我們不要自覺馴服，同時要提防一黨專政，並要從生活小節中抗爭，以及要謹記專業道德。今天所說的"前行"需要有夥伴，政府施政也需要市民共議及立法會的配合，而非一味強調經濟利益和去政治化。基於"林鄭"的一意孤行，"老點"希望、忽略基層，我在致謝議案的表決中必定會投下反對票，別無選擇。多謝主席。

主席，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她的目標，是"堅定前行燃點希望"。在施政報告前言的第3段，特首說："是時候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再蹉跎歲月，受苦的是居住在擠迫和惡劣環境的家庭，特別是小朋友，和需要更好退休保障的基層勞工"。但是，特首沒有點明是甚麼因素阻礙了特區政府的施政，改善市民惡劣的居住環境和保障基層勞工。在勞工權益方面，特區政府"議而有決、決而有行"，最有力的，相信就是提出了新方案，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安排。勞工界對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立場很清楚，在不損害勞工權益的情況下，應盡快落實相關措施。自上屆政府提出處理這個問題至今，一直一波三折，今年施政報告終於就此提出"最終方案"。政府除了會承擔僱員因新政策落實而損失的權益外，亦回應商界的要求，政府對僱主資助額由今年年初建議的172億元大幅增加至293億元，以更多的公帑替僱主"埋單"。施政報告內另一有關勞工權益的新猷，是把法定產假由10周增加至14周，同樣出現由政府"埋單"的情況。局長早前回覆我時表示，由政府承擔4周產假的薪酬，公帑要付出4億7,900萬元。作為勞工界代表，我當然歡迎政府的決定，取消強積金對沖和增加法定產假日數。但是，我同時擔心，以公帑補貼僱主的方向來改善勞工權益，會為日後勞工福利的改善帶來更大的困難，更難令僱主在改善勞工權益上讓步。要求全薪的產假、立法規定標準工時，以至統一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等，這些都是勞工界的訴求，如果單單靠公帑是解決不了的，現時便只能原地踏步。主席，施政報告提到已完成檢討政府非技術服務外判的僱員權益。我早在2017年，本會討論檢討政府外判制度的議案時便提出建議，要求政府在外判服務合約中，訂明標準工時和超時工資的補償，作為政府推動保障標準工時的起點，但有關建議顯然不獲政府接納，我對此感到失望。關於改善外判制度的檢討，施政報告表示，負責檢討的工作小組提出增加評審標書工資所佔的比重、設立約滿酬金和盡可能採用最少3年的合約安排。有傳媒在去年揭發了有政府部門不按政府採購政策辦事，例如食物環境衞生署有街市的保安合約由評分制改為價低者得等。我期望政府在改善外判制度的同時，亦應加強監察，確保部門按政府的採購政策辦事。主席，政府在相關的施政綱領第72頁中表示，政府在明年4月起會有一系列改善持續進修基金的措施，鼓勵市民持續進修。事實上，一再有調查指出，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方，香港每周平均工時達52小時。工時過長，才是阻礙市民終身學習的主因。至去年年底，全港不足兩成勞動人口參與持續進修基金，反應甚差，我認為政府在持續進修基金上小修小補，而不立法保障標準工時，不能有效達到僱員終身學習的目標。主席，我在此必須稱讚特首繼去年的施政報告後，再以較大篇幅討論職安健政策。今年施政報告表示，政府會研究透過私營醫療服務，為工傷僱員提供適時及有系統的復康服務。我支持政府這項建議，希望政府能盡快公布方案供社會討論，落實措施。在職業安全方面，我歡迎施政報告的建議，勞工處會對高風險行業加強巡查執法和檢討相關罰則，加強阻嚇力。但是，這些建議在去年施政報告已有提及，我希望能夠盡快成事。按勞工處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工業意外個案，共有5,000多宗工傷意外和7宗死亡個案，數字較去年上半年略好，但這是否真實的工傷數字呢？在本世紀初，英國經大型勞動人口調查後，整合了一個評估工傷意外的比率，提出每宗致命個案是由1,772宗超過兩天病假的工傷構成。若以此評估今年上半年的工傷意外，7宗死亡個案的背後，應有12,404宗涉及兩天病假以上的工傷意外。我相信現時的工傷意外申報遠遠未能反映實際情況，我要求政府應全面檢討工傷申報機制。主席，在關乎勞工的辯論環節中，我不能不提輸入人才和外勞政策。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為例，在2017-2018財政年度，獲批准來港工作的人士有12,740人，但有四成人沒有學士學位，三成人的月薪不足2萬元。人才何價？何以人才的每月收入不足2萬元？施政報告提及政府在今年年中先後會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及人才清單，上述計劃及措施尚在推行初期，我不希望新措施重複所謂人才計劃的漏洞。施政報告重提擴大輸入外勞的建議，表示政府已經透過多項措施協助安老院舍增加人手，接下來需要處理的是何時及如何落實讓資助安老及復康院舍輸入照顧員。特首的言下之意，是已經決定為安老院舍輸入外勞。事實上，所謂多項協助院舍增加人手，漏洞百出；例如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會提升資助院舍照顧員兩個薪級點，但實際上，仍然有不少資助院舍以低於社會福利署的起薪點水平來聘請照顧員。對於輸入勞工，勞工界的立場很清楚，是必須確保本地僱員的工作機會及薪酬待遇不受影響。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早前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回覆我，表示會進行調查以了解安老院舍薪酬待遇的改善情況。現時有關調查尚未完成，特首便一錘定音，要在資助院舍輸入照顧員，做法並不恰當。主席，冬季流感將至，儘管施政報告稱香港享有高質素的醫療服務，但實際上，香港醫療服務已極為緊張。流感高峰期未到，急症室已瀕臨"爆煲"，有候診病人要等候十多二十小時，醫護人員也疲於奔命。大家也重視醫護人手不足，我在此想特別指出，支援職系人員是整個醫療系統內最基層的員工，亦是最不受重視的員工。他們長期工作繁重，有傳媒報道，平均每一位支援職系人員要面對15名病人，但薪酬與工作不成正比，以致流失率高企。面對流感高峰期，政府在醫療衞生增撥資源的同時，不能忽略在最前線打拼的基層員工。我希望政府能增加前線員工的津貼，盡快填補編制人手的空缺和全面檢討支援職系的薪酬架構。

主席，在教育方面，自由黨歡迎全面落實公營中、小學教師職位學位化，以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這亦是自由黨多年來的建議。政府今次的回應是良好的一步，有助提升教學質素。我們更認為長遠而言，應一併處理小學教師與中學教師的薪酬存在差距的問題，因為同工同酬才屬公道，這亦可鼓勵有能力及有質素的教師投身小學教育，改善小學的師資。但是，整體而言，自由黨認為政府在教育方面仍然欠缺新思維。在自由黨向特首提出的眾多建議中，我們曾大膽提出由政府推動本港中、小學取消分數評級制度，改以A、B、C、D的等級作出評估，特別是應在小學先行。無可否認，等級制仍有差別之分，但可減少細微分數差異的紛爭，相對有助減少學生的壓力，給予他們更多空間。我們期望藉此項有關評級制度的微調，嘗試為本地學習文化帶來轉變的一步，此舉旨在減輕家長攀比分數的惡習，營造求學不求分數的氛圍。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發言，再次公開呼籲當局認真考慮自由黨的建議。如我們的建議獲得推行，當局可視乎成效決定下一步行動。主席，我們多年來亦提出為私立獨立幼稚園引入學券制，以協助中產家長，今年亦不例外。自由黨對上屆政府推出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有所保留，恐怕會變成"糖衣毒藥"，令學前教育質素不斷倒退，最終迫使一些家長另謀出路，有如今天的直資中、小學一樣，導致歷史重演，一錯再錯。近年不獲資助的私立獨立幼稚園已走向兩極化，部分逐漸被淘汰，其他則提高學費，向優質教育的方向發展，這無疑令中產家長的選擇減少，亦增加了他們的負擔。我重申當局應盡快撥亂反正，為中產家長引入學前教育券，補助他們為年幼子女選讀私立獨立幼稚園的開支。學券制的優勝之處，是由家長決定資源分配，以發揮市場力量，亦為私立獨立幼稚園提供提升教育質素的誘因。主席，說到今次工商界較為關注的部分，當然是人力資源。

同樣地，對香港的工商界而言，人力就是我們的最大資產。

最近的國泰事件更揭露香港根本沒有足夠的網絡安全系統專才，以應付企業服務的需要。

可惜的是，今年的施政報告向僱員傾斜，需要工商界付出的東西很多，但對於重中之重的人手問題卻全無新意，只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勞工。我們須知道，很多行業和工種都不包括在補充勞工計劃之內，而且申請程序複雜，獲批人數有限，完全搔不着癢處。行政長官經常說勞工政策要大步向前，但也不應只向僱員傾斜，而應更加平衡。當局必須果斷地解決香港勞工嚴重短缺的問題，好讓我們在沉重的負擔中透一口氣，最低限度也可紓緩新增勞工政策對我們造成的壓力。輸入勞工並非洪水猛獸，如能按本地實際需要，適量作出配合，對整體經濟甚至民生皆有幫助。

赤鱲角機場興建期間，亦因為工程需要而輸入大量建築工人，讓機場趕及在1998年7月啟用，對當時呆滯的經濟亦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與其不斷拖拉，我們應吸納上述的過往經驗，盡快認真評估各行業的人力需要，扣除可透過本地教育系統及職業培訓產生的人才數字，制訂具體而有針對性的輸入勞工計劃，大刀闊斧地輸入海外勞工。除基層勞工外，我們亦應增加招攬專才來港措施的力度。細閱今年的施政報告，香港的願景很多，包括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並且建設成為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等。如此看來，香港的年青人將有很多發展機會，問題是現階段若無足夠人手，又沒有實質政策和措施可作配合，一切均只是空談，所謂願景可能只屬夢境。部分香港人擔心外來人才會搶去本地人的"飯碗"，因而抗拒輸入專才，但他們應該明白，世界急速轉變，香港未必有適合人才配合最新發展。如香港再自我封閉，只會原地踏步，令我們失去製造協同效應的機會，亦失去強化自身優勢的關鍵時機。主席，商界也很關注民生問題，但我們的立場是不應走向民粹、福利主義，又或"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常態，而應發揮獅子山下的精神，為社會做好自力更生的環境，為市民營造更多上游機遇，繼而做好資源分配。可是，今年的施政報告卻失去重心，向僱員傾斜之餘，不少政策和措施皆進一步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令商界相當失望。中美貿易戰已經爆發，很多人已看到它對香港經濟造成的後遺症和實質損害，明年可能更加明顯。然而，施政報告只是輕輕帶過，沒有詳細交代當局如何備戰，抵禦這次的大風浪。

對於很多中小型企業來說，當局建議的勞工措施，單獨看來可能並不要緊，但連串措施合併起來卻會為他們帶來極沉重的負擔。

這其實也不要緊，因為由制訂最低工資開始，我從政府提供的數字發現當局總是計算錯誤，甚至可能是故意如此。其實，除非僱主有坐牢的心理預備，否則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便要按全體僱員數目立即撥備，為僱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儲備多一筆款項，因而絕對並非當局所指，只會帶來2.2%增幅這麼輕微的影響。即使首3年有政府約五成補助，長遠來說，負擔會越來越重，營運資金只會不斷萎縮，經營越見艱難。須知現時很多中小企及微型企業均在掙扎求存，流動資金較少，根本沒可能有多餘資金另作撥備。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其實是罔顧他們的死活。員工是僱主的最大資產，但在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後，可以想象僱員在工作10多年後，會寧願博取一筆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而跟僱主結帳離職。這種對業務有損的行為將成為商界的最大憂慮，長遠而言嚴重損害服務行業，比起現在迫我們掏出數千億元，傷害更為嚴重。說到底，當局沒有信守當初設立強積金制度時與商界達成的協議條件，要求僱主另為僱員提供退休保障，變相是突然"搬龍門"，讓他們負擔雙重福利。這令商界對政府失去信任，他日再要制定類似法例時，即使當局誓言不會損害商界利益，並承諾不會有變，商界也不會再相信。商界強調，強積金對沖安排並沒有沖走"打工仔女"的退休保障，供款仍然在他們的強積金戶口內。真正沖走他們退休金的是強積金計劃累計數百億元的行政費，以及那些不足65歲已誓言不再工作，預先取走強積金供款的僱員。當局如要確保市民年老時可享有退休保障，便應處理員工提早取走強積金供款的問題，又或向那些基金經理追討。主席，商界也想解決爭議，故此提出了"優化基金池方案"，由政府撥款成立基金以作滾存，用作提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之用。

至於有意創業的人士或初創企業，則會因為營商門檻過高而卻步，又或轉往其他成本較低的地區發展。我奉勸當局要適可而止，不要再推行加重僱主經營壓力的政策，否則在環球經濟走下坡之際，只會造成惡性循環，令香港失去更多優勢和抗逆能力。在醫療方面，我想略談醫療人手問題。施政報告已承諾在未來3個學年增加資助學士學位醫療學額至1,930個，並相應增加醫療專業培訓容量。但是，隨着香港人口不斷老化，這仍未能應付我們的需求。即使當局願意提早籌備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面對當下香港公營醫療服務輪候時間過長，醫患之間張力過分繃緊的問題，當局須下定決心，找出解決燃眉之急的方法。因此，自由黨多次提出，當局應該仿效新加坡輸入海外醫生，准許來自國外著名大學醫學院的人才來港執業，尤其是鼓勵在海外進修醫科的港人子女回流，不單容許他們免試執業，並讓他們在本港受訓，加入公立醫院工作，作為緩衝之計。就此，主席，我想申報我的女兒和女婿均是外國執業醫生。自由黨當然高興特首加強基層醫療及把中醫藥納入本港的醫療系統，但長遠來說，當局必須處理醫療服務方面公私營不均的問題。自由黨建議加強公私營合作，推動私家醫院或醫療中心透過折扣優惠，為公立醫院癌症病人提供檢查、化驗及診症服務，並由政府資助部分費用，主動鼓勵較有經濟能力的病人分流到私營醫療系統。這不單讓有關病人可加快接受診斷及治療，也有助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此外，自由黨同意醫院管理局應全面檢討藥物資助經濟審查機制，但我們亦想一提，當局必須同時加快新藥審批程序，才可有助把罕見病患者使用的昂貴藥物納入資助範圍。最後，我想談談電子煙。特首急轉彎——可能不應說是特首，是局長急轉彎——要"一刀切"禁制電子煙及有關的煙草產品，這似乎已得到本會多數議員支持。在我看來，這是典型的多數票極權，剝奪了少數人的權利。我不禁要問，作為一個民主社會，是否需要走到這種地步？很多東西都有禍害，宗教也可能造成禍害，是否也要禁絕？

記得早在10年前，英國的查理斯王子曾提出禁止連鎖快餐店麥當勞在英國經營，好讓兒童吃得健康一點，杜絕快餐店，結果引來社會的一番激辯。要站在道德高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香港是全球最長壽的地方之一，如仍要作出如此嚴格的規管，管理市民的生活習慣，讓政府好像保母一般管束我們，這又是否切合香港社會的實況？我是一名吸煙者，由多年前政府禁止在工作間吸煙開始，一直眼看本港的吸煙政策不斷收緊。

但是，推行三隧分流方案後，由2020年開始的3年內，西隧的收費幾乎會凍結在70元的水平，只准作出輕微加幅。在政府補貼下，市民只需支付50元，而190元跟70元之間，確實是有很大分別。大家必須弄清楚，政府今次不是補貼西隧，而是補貼使用西隧的市民。

三隧分流方案正可迎合不同車主的需要，我希望大家不要隨便否決這個得來不易的方案，有些細節我們可以再作討論。我的同事易志明議員會就此作出詳細的說明，談談有何優化方案，甚至提出建議。我促請當局盡快與有關的持份者商討，繼而及早推行三隧分流方案。主席，對於施政報告有關土地政策的部分，自由黨表示歡迎。當中有很多建議均與自由黨的大方向接近，例如公私營合作釋放農地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明日大嶼"的規劃、落實填海計劃，以及建造面積達1,700公頃的人工島。此外，當局參考了自由黨提出的"先基建、後建樓"發展模式，提出推行"明日大嶼"計劃時會以基建先行，值得一讚。不過，自由黨認為基建先行不應只用於推行大嶼山的計劃，而應同時涵蓋所有發展區。我們相信透過基建先行，不單可為香港一些一直受交通問題困擾的地區帶來解決的辦法，也有助擺脫開發新區的掣肘，最低限度在提交計劃予城市規劃委員會進行諮詢時可減少阻力和來自當區居民的反對聲音，從而加快進行發展。此外，自由黨同意本港在現階段應加快供應房屋的步伐，尤其是以處理環境惡劣的"劏房"為目標。因此，自由黨就施政報告向特首提出建議時，早已主動提出放寬公私營房屋供應的比例。對於特首最後決定就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及新發展土地，放寬公私營房屋比例至7：3，自由黨認為合理。不過，我們強調當房屋供應和房屋嚴重不足的問題得到紓緩後，當局必須回復現時的發展比例，特別是不能忽略發展商業土地的需要。主席，雖然社會對"明日大嶼"的規劃提出很多問題，但自由黨認為當局只要解釋清楚，釐清有關疑慮，最終會獲得大部分市民支持。其實，政府今次是採取多管齊下的短、中、長期方法，盡力增加本港的土地供應，這才是解決香港樓價過高的治本之道。我不認為政府會因為啟動"明日大嶼"的規劃而放棄發展棕地，兩者並不互相排斥，而且均需要頗長時間才能完成。大家不要輕視發展棕地的困難，如何重置棕地上的傳統作業，亦需要很多客觀條件的配合，其難度不會低於發展大嶼山。對於填海工程造價，自由黨亦不擔心，因為從過往經驗可發現填海造地是一項長期投資，所耗用的資金亦可透過賣地和衍生的經濟商業活動賺回來。況且，"明日大嶼"屬於長時間的規劃願景，只需分階段進行，便可因時制宜，絕不可能會一下子耗盡庫房的數千億元儲備。自由黨建議一旦得出具體時間表，便應訂立為公營基建而設的特別輸入勞工計劃，就建議的公營房屋及基建工程項目輸入勞工，以確保各項工程能如期甚至提早完成，早日解決市民的房屋需要。主席，雖然自由黨對施政報告提出的土地政策評價頗高，但美中不足的是，特首並沒有回應自由黨提出設立土地及基建開發基金的建議。根據我們的建議，政府應將每年財政盈餘的三成撥入該基金，只限用作應付填海及新開發區的基建工程開支，目的是讓本港可進行快速的土地供應及基建發展。自由黨希望財政司司長日後可認真考慮這項建議。至於環境方面，自由黨認為政府不停擴大堆填區，並非長遠妥善處理垃圾問題的方法。不過，眾所周知，我亦反對採取寓禁於徵的做法。當局上周已公布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加上實施已久的膠袋稅，均是以"污染者自付"的名義徵收。我們最感擔憂的是成效不彰，最終市民付出金錢卻仍感無關痛癢，當局又以此作為藉口實行加價，以致收費越來越高。大家可以看到，當局至今無法協助市民進行垃圾分類，亦無法為本地垃圾製造足夠的循環再造途徑，所收回的膠樽可能無處容身，最終仍是被送往堆填區。就政府剛公布的垃圾徵費計劃，依我的意見，應同時引入塑料容器逆向自動售貨機供市民使用，那便可即時收費，此外亦應承諾為居民及工商界提供免費廚餘收集服務。然而，魔鬼往往在細節之中，加上收費計劃與回收配套未能同步啟動，我擔心不單飲食界，連市民也會對執行細節有很大意見。我始終認為採取嚇唬的方式要求市民減廢，港人並不受用，面對複雜的環境議題，當局必須摒棄過往的落伍規管思維，改為採用創新和共贏的方案。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有提及與餐飲業合作推廣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不知環境局局長是否走運，今次業界在我牽頭之下，難得多走一步，作出一個示範。下周四我將聯同環境局，相信也包括局長，與三大快餐店一起啟動一個為期兩個月的減塑計劃，鼓勵外賣顧客"走塑"，停用塑膠餐具。今次業界和政府合作，由業界贈送熱飲，政府則贈送可循環再用的餐具，讓市民受惠之餘又可培養環保生活習慣，絕對可締造多贏局面。事實上，要培養市民減用塑膠用品的承擔，教育和宣傳最為重要，政府在這方面絕對不可偷懶。我希望政府能吸納今次與飲食業推動相關計劃的經驗，以作日後減廢政策的借鑒，為業界和市民提供稅務優惠或其他支援，作為減廢的誘因，令市民、業界和政府三方面均可受惠。主席，綠色政策是未來的趨勢，必須有創新科技的配合。香港長遠而言有需要引入及研發可循環再造、對環境零損害的塑膠代替品，鼓勵業界及市民使用。既然政府有意把香港打造成創新及科技中心，便應好好利用這個契機，撥款投資進行塑膠代替品的研發，又或吸引外國研發商在香港設立實驗室及廠房，待產品成熟時便可大量生產，以相宜價格推出市場。

主席，就今年的施政報告，我的發言將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教育問題，這部分發言會佔用主要時間；第二部分涉及較具爭議性的課題，包括電子煙及"明日大嶼"問題；最後，我會就"致謝議案"的整體立場提出我的看法，並會引述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員的意見調查。主席，今次的施政報告是特首林鄭月娥的第二份施政報告，當中提出了很多她的看法，包括她對教育的看法。根據各方消息，施政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林鄭月娥手筆，因此我相信施政報告極能反映她對問題的看法。

在現屆政府上任時，政府已投放36億元作為教育的經常開支，今年再額外增加47億元，合共83億元的經常性開支。

上述項目是重要及切實的，我們給予正面評價。我們認為政府應朝着這個方向繼續發展教育，並以兩個階段策略實施，然後辦好香港的教育。第一階段是先穩定及減壓，包括穩定教師團隊，為師生"鬆綁"，以及穩定學校制度，令整個系統處於更合適的狀態，以進行第二階段的策略實施。

其實，教育不斷發展是應該的，只不過經過長久以來的折騰，我們需要時間休養生息，重新強化我們的系統。教育是百年之計，不能一蹴即就，我們並非要求香港的教育制度問題一下子獲得解決。不過，過去的問題非常嚴重，在10多年前，某些教育施政者採取一種高期望但缺乏高支持的做法，對教育前線人員有極高期望及極多要求，但背後的支持卻很少，變成一種壓榨，令大家在這個"熱廚房"中無法做好工作，形成一個非常扭曲的生態，我相信大家對這情況仍然印象深刻。過去數年，我們出現了另一種情況，便是無所作為。在這段時間，我們看不到政府做很多教育工作，只是在"食老本"，當然，香港的教育制度仍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如果我們繼續如此，最終也無法做好我們的教育制度。十多年來，學校經歷嚴重的縮班、"殺校"，老師要分心負責很多其他工作，不能專心教學，令教育界及社會非常不滿。所以，現屆政府上台後採取這種高支持的做法，我們十分認同。我相信政府要做的事——在某程度上，工作已在進行中——第一，是聆聽；及第二，是持續及有長遠承擔的支持。在林鄭月娥上任時，我們已向她表達意見。當時她全面吸納了教育界的智慧和意見，並諮詢教育界，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做法。我們看到的變化其實亦相當多，例如在過去1年，政府改善了教師編制；資助自資院校學士課程學生的學費；為學校提供經常性閱讀津貼及冷氣津貼等；為未安裝升降機的學校盡快安裝；增設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增設小學社工；延續中學的"三保政策"等，我相信這一系列做法均獲得教育界很大程度的支持。讓我再舉一個例子，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的任期內幾乎完全沒有興建大學宿舍，數百個在他任內興建動工的宿位其實也是前任政府遺留下來的工程，令大學界非常失望。但是，現屆政府上任後，盡快取得了撥款並解決了現時短缺的13,000個學生宿位問題。當然，這可以說是追落後或還債，但與上屆政府對教育工作的態度是非常大的對比。再者，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在過去一段時間竟然被取消，現屆政府在本年4月宣布為本港公營學校推出新的推廣閱讀津貼，彌補過去的不足，甚至把津貼加碼，這種做法也是好的。

我期望隨着生態系統慢慢轉移，教師能夠更集中在學生身上，更妥善解決各種教育問題。我相信這會變成一個良性循環，社會亦會更加支持政府支持教育界。代理主席，我亦要指出，政策雖然好，但亦有不足的地方，要特別留意的是，好的政策必須有好的實施細節。在教師學位化方面，我們從中深有體會。教育界普遍非常歡迎教師全面學位化，這是公道問題，大家有同樣的資歷，做相同的工作，應該同工同酬。但是，由於這個制度過去被扭曲，可能因為很多學校需要一些基本職級的教師兼顧中層管理職務，以致教師不適應這個轉變過程。

整體而言，中學能夠理順這個關係，但小學目前做不到，所以必須增加小學的中層人員數目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做好這一步，一項好政策結果可能會為小學帶來混亂，這是我們不想看見的。

在實施過程中，我們也要留意，不同學校會出現不同的情況。例如特殊學校設有小學部和中學部，究竟應如何處理其編制？

代理主席，有些政策要留意其細節，而即使我們有方向，但亦要有好的政策配合。

關懷和穩定這兩個方向如何落實呢？又如何體現在具體政策上呢？我覺得特首和教育局的朋友應該仔細想想如何可以做得好。以穩定為例，特首林鄭月娥較早前出席一個教育界活動致辭時指出，香港教育無須接受可能傷及筋骨的全面改動，只要對症下藥，強身健體，就可茁壯成長。我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過去翻天覆地、朝令夕改的情況最好不再出現，但我們必須強身健體，也必須對症下藥，然後我們便能茁壯成長。在穩定方面，我們面對很大的挑戰，在過去10多年，當局無心解決這挑戰，即使有心，似乎也未必能夠解決，這挑戰便是人口的波動。人口波動對教育帶來直接的影響，但其實全世界也有人口波動和出生率高低的情況，為何香港的教育制度會受到如此大的影響？

他必須有多種不同的調控技術，無論外面氣流如何波動，飛機仍然能穩定飛行，這種做法亦應該在教育上體現出來。中學教師現時最關心的是中一的人口回升，學校開始所謂的"復位"。不過，預期2024-2025學年中一人口會再度下降，這種高低波動的情況其實會不斷出現。

第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班師比"。

這個比率去年增加了0.1，我們希望這個比率繼續能有改善。問題在於教師要面對大量工作，令教育系統承受無法承受的壓力，但人手多年來也不獲調整，以致這個系統承受的壓力不斷增加，但教師的能量並無增加。所以，如果我們要改善教育制度，一定要做到"減負增能"。"減負"就是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壓力，"增能"就是改善"班師比"，亦即增加教師編制，讓學校有足夠的教師應付越來越多的工作量。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好教育工作，"減負增能"是必要的。"減負"亦包括學生，今年的施政報告並無觸及學生，對於學生的壓力、TSA等問題，政府是否應該進一步改善這些問題呢？學生的自殺問題很嚴重，我覺得自殺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用甚麼方法能夠做到呢？局長呼籲學校在長假期不要給學生大量功課，或轉為閱讀。我覺得這些呼籲是需要的，但並不足夠，我們需要有更多實質措施幫助學生減少壓力。特殊學校方面，這些學校要面對班額、教師和校長的培訓、中小學職系同工同酬等問題，施政報告都沒有提及。最令大家失望的，我相信是沒有提及幼稚園。幼稚園是極度被忽略，我們最關心的是幼師薪級表，至今仍未能落實；其他例如缺乏課程統籌主任等問題，亦暫時未見改善。大學方面，"流浪教師"的問題現時極受關注，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審視"重研輕教"等問題，令年青教師有良好的發展。我亦想談談另外兩個大家關注的問題，其一是觀塘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停止運作的問題。

不論營辦者是誰，學生的學習不應受到影響，家長也不應受到影響，而教師亦應得到妥善的安排。如果政府能夠做到無縫交接，我們當然贊成及支持，但政府不應急於興建公務員學院，現時其實也有公務員培訓處，並非沒有這個新學院便不行。

代理主席，政府近年接二連三修訂《僱傭條例》的舉措，從大眾角度而言當然是無可厚非，但對僱主來說，尤其是中小微企，便大有吃不消的感覺。政府先是提出取消強制性公積金的對沖安排，然後把侍產假由3天增加至5天，接着又把法定有薪產假由10周增加至14周，未來甚至有可能提出就標準工時立法。

當前最具爭議的就是取消強積金的對沖安排。雖然政府會撥出293億元提供一個兩層的資助，並會把第二層的資助期由原來建議的12年延長至25年，但商界認為政府最終是想脫身，之後便撒手不管，把責任推給僱主。

至於新增加4周法定產假的建議，雖然政府承諾負擔多出的薪酬開支，看起來僱主沒有額外支出，但在中小企普遍人手不足的情況之下，增加產假只會加重人手調動的困難及負擔。代理主席，香港的失業率長期維持約3%，可以說是全民就業，很多行業都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今年施政報告指出個別行業的確面臨人手不足及招聘困難，但只提到會為資助安老服務業增聘人手及同意輸入外地勞工。其實，旅遊業部分工種同樣面對人手長期不足的問題，尤其以酒店業的情況最為嚴峻。酒店業的一些工種，例如房務、餐飲、司機、工程等，流失率高，招聘困難。預計未來兩年將有過萬間新酒店房間落成，連同流失，估計將欠缺近萬名員工。儘管業界提高工資、加大福利，仍然聘請不到員工。就此，業界準備委託學術機構對酒店業人手進行調查，採集數據作客觀分析，希望公眾明白業界招聘困難的苦況。至於交通客運業，同樣面對招聘困難的問題。根據政府的資料，的士司機的平均年齡為58歲，非專營巴士包括旅遊巴司機的平均年齡更接近60歲。職業司機年齡大、招聘難，出現"司機荒"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香港政府亦利用這兩份報告來否定很多對改善民生的訴求，包括回購領展、全民退休保障等。事隔4年，在現今2018年，當政府表示要動用財政儲備來進行大規模填海以興建人工島，涉及多項交通基建和運輸系統工程等，同樣會消耗財政儲備，但香港政府，以至參與小組的學者，全部立即變臉，改口指"明日大嶼"是上佳的投資，有無形的社會效益。當我們的公帑用在基建、填海、興建人工島、跨境基建、鞏固地產霸權、維持高地價政策時，政府花費1萬億元也在所不計。但是，當我們要求政府把公帑花在市民身上，實實在在解決香港人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要時，政府便恐嚇市民，指這樣香港財政很快會出現赤字。這些都是厚此薄彼，而學者的論據非常矛盾，令香港人反感。

這個政府，以及所有為其不義政策背書的建制派議員和學者，對花在基建、填海興建人工島項目上非常慷慨，但對處於生活困境的香港人卻極度吝嗇，好像花1元也嫌多般。長此下去，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貧富懸殊不能解決，香港人的怨氣只會有增無減。

香港人的財政儲備應該用在香港人身上，紓解民困，減輕市民生活負擔，這才是應該的、最好的社會投資。我看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先生在席，我想回應他的一些觀點。因為施政報告發表後的數天，局長出席電視電台節目時，有市民質疑，為何政府願意花費在填海興建人工島上，卻不願意承擔全民退休保障。局長當時回應說，造地是長遠的投資，有關開支不應該與全民退保比較。局長表示，一旦實施全民退保，經常帳目開始時便已有赤字，赤字更會不斷增加，問題會累積下去。羅致光局長的思維便是我剛才所說，"倒錢落海"便慷慨解囊，讓香港的長者老有所養，卻是負擔和赤字。這種想法，何其刻薄和涼薄。這是漠視了香港現時長者貧窮的情況。我認為基本的退休保障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義，長者在青年時為香港努力工作，建設香港，為我們預留豐厚的財政儲備，但當他們退休時，香港特區政府竟然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未能提供給他們，更將金錢用來填海和興建人工島——那是填海1,700公頃興建人工島。特區政府欠香港每位長者、曾經為香港艱苦奮鬥過的市民一個公道。

當長者獲得有尊嚴的生活，亦會增加消費，這樣對香港經濟有裨益，而政府為此付出的開支，最終有機會回饋到社會之中，讓香港整體社會都能夠得益。我在修正案中提出另一項建議，就是回購領展。領展上市接近13年，市民看見領展作惡多端，以掠奪式的操作發展商場和其他設施，純粹以盈利作為出租和翻新的考慮因素。

上月更有消息傳出，領展企圖再轉售旗下超過10個商場，打算把它們賣給聲名狼藉的黑石基金，價格更可能高達100億元。領展的高層人員本身亦大玩財技，在今年2018年1月起，不斷回購自己的股份，直至8月底總共作出了67次回購，涉及資金高達56億元，效果就是在會計上提升了每股盈利，托起股價，連行政總裁王國龍亦在8月份出售了150萬股，套現高達1億1,500萬元。領展既是霸權，也屢屢作惡，不斷把物業翻新升值、賣盤、玩財技、托股價，甚至連其CEO也套現再入市，而部分已轉售的停車場，買家又再拆售給其他炒家，已成為了炒賣投機工具。那些曾經是政府當年的公共資產，今天卻與香港民生完全脫節。市民面對高物價、少選擇的情況，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但政府做了甚麼呢？

政府指回購領展不符合審慎理財的原則，就此，我便想和政府討論一下審慎理財的問題。當提到填海1,700公頃興建人工島時，政府便不再堅持審慎理財的原則，"審慎理財"這4個字，只是用來對付香港無權無勢的小市民。政府的理財觀念，根本就是輸送利益予大財團，助紂為虐，漠視香港人的生活困苦的景況。所以，我要求政府回購領展，還基層市民能夠負擔的基本生活，再加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兩者均有助減低香港人的生活負擔，希望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得以改善，讓社會重拾希望和動力。這種無形的回報和好處，比起空中樓閣、要在20年或30年後才可能實現的人工島來得實在。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新民主同盟一直主張要求政府檢討人口政策。在土地問題和房屋問題上，除了投機炒賣問題外，人口也是問題癥結之一。人口增長必然會帶來更大的住屋和土地需求，政府應該就香港移民入境政策進行公眾諮詢，行使《基本法》內清楚說明的特區政府應有的單程證審批權。此外，政府必須修改單程證的配額，由每天150個減至75個，這才是治本的良方。政府一天不檢討人口政策，一天不堵塞單程證制度上的漏洞，香港人便不斷會看到假結婚、假證件、假專才、炒黃牛、迫爆社區和托高樓價等情況，繼續無止境地延續。此外，我亦建議政府實施住宅物業"限購令"，限制境外人士在本港置業，遏止投機炒賣。

主席，特首林鄭月娥當年競選行政長官時，以"同行We Connect"為口號，揚言會採取管治新風格，並且強調會以公眾參與、與民共議、公開透明為方針。但是，很可惜，她已上任兩年，新班子和她的種種舉措，都反映出口號真的只是口號而已，現實中出現的威權密室政治才是管治新風格。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燃點希望"，但我覺得情況剛剛相反，是"撲滅希望"才對。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調查結果，市民對今年施政報告的評分只有52.8分，較去年下跌6.1分，表示不滿的受訪者比率達到28.8%，僅高於合格的水平。這也很難怪市民會不滿這份施政報告，因為這份施政報告不願將資源放在改善民生方面，多作建樹，反之，卻將數以千億元計的市民血汗錢花費在興建1,700公頃的人工島，更可能要為此發債集資，這就等同將香港下一代的前途作為賭注。特首"林鄭"上任兩年多以來，我觀察到的是，這位特首最擅長做門面工夫，經常將"關心民意"掛在口邊。

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說到底，就是主子的意志凌駕一切，只要政策符合中央的意見，就可以漠視民意。由當年特首以司長身份自行拍板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到今時今日提出"明日大嶼願景"，手法都一脈相承，反映了她獨斷獨行的作風；而且，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這樣做，令人質疑她的種種行為是否為了迎合中央。"故宮事件"是很明顯的例子，至於"明日大嶼願景"的相關工程，也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信息，因為這項工程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過去兩年來不斷倡議的項目。這項建議提出後，我們看到除了保皇派大力支持外，連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也開口力撐這項建議。支持者陣容之鼎盛，可說是媲美國家工程。無疑，"明日大嶼願景"打着為市民安居着想的旗幟，但實際上是捨易取難，拋棄了其他成本更低、更快捷方便的覓地建屋方案。由於填海需要很長時間，要10年或更長時間才可以建屋，再加上要規劃交通和社區配套設施，故此，有關建議對於目前處於水深火熱的基層市民而言，可說是毫無幫助。政府寧願罔顧民意、"倒錢落海"，都不願意將同樣的資源和人手投放在改善勞工、基層、弱勢社群和長者福祉等方面。

至於勞工方面，我們看到整份施政報告只有寥寥數項政策，誠意和決心欠奉。相比要花數千億元的東大嶼山填海工程，那數項政策實在是"蚊髀同牛髀"。因此，我會就致謝議案投下反對票，以表示不滿施政報告忽視基層和勞工。

雖然施政報告提出了一些勞工政策，看似回應了一些勞工界一直倡議的項目，其中包括14周法定產假及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等，但很可惜，這些內容只是空談，我們看不到實際的立法時間表。

我相信這種情況是由於政府不敢得罪大商家，因而令不少"打工仔女"依舊要忍受長工時、低工資，被迫犧牲生活質素。當不少"打工仔女"連休息時間也不足夠時，政府卻把話說得很動聽，而且義正詞嚴，說要提倡親子教育和技能提升。僱主強烈反對設立標準工時的論據，一直都是有關政策會令企業經營困難，甚至有倒閉的風險。這些嚇人的說話，我們已經聽了很多、聽了很久。

我們看到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過去數年一直有增長，失業率非常低，訪港旅客人數不斷增加，可見經濟一直向好，絕對有條件在此時立法保障更多僱員權益。就減少工時來說，我們見到它有助提高生產力，例如英國、美國、德國、瑞典、荷蘭、新加坡和日本等國家，均設有標準工時，而當地的競爭力一直名列前茅。

為了得到僱主的支持，政府竟然削減僱員的權益，作出對沖安排。但是，過去16年來，根據我們的經驗，這安排產生了很多傷害僱員的後果，不僅削弱了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而且設下了很多關卡，即使我們現在想撥亂反正，也難以順利把問題糾正過來。

此外，政府在去年就取消強積金對沖提出"劃線"方案，建議調低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款額，由每年年資可獲月薪的三分之二，減至二分之一，更建議設立10年過渡期，由政府向僱主提供79億元補貼。

不過，很奇怪的是，資方仍然不滿足，認為這些條件仍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所以，政府要就此作出一些改變。今年的施政報告再提出一些新方案，延長政府的第二層補貼的資助期至25年，補貼額增加至293億元。明顯地，政府十分照顧商界，又再一次妥協。雖然特首表明這是終極方案，不會再妥協，但我們最近卻看到商界在報章聯名刊登聲明，反對現時的方案。我不知道這些情況會否令特區政府再次跪低。這令我們感到非常擔心。另一方面，施政報告很積極地提出甚具爭議的內容，那就是為安老服務界別輸入外地勞工，罔顧本地勞工界的反對聲音。事實上，安老院舍有足夠人手當然是重要的事，但現時人手不足的主因，是否在於本地的勞動人力資源不足呢？還是有其他問題呢？政府有否深切考慮和研究呢？我們認為，現時私營安老院舍的收入是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補貼，每個床位的補助額由5,570元至7,985元不等。如果包括土地和建築成本在內，每人每月的成本高達30,000元，相比起津助院舍每個宿位大約15,000元的成本而言，可說是有天淵之別。同時，私營院舍要自負盈虧，所以，難免會希望用最少的資源提供最多的宿位。因此，不論是居住條件或人手待遇等，大部分都及不上津助院舍。

這樣的人手分配情況導致工時長、壓力大、工作環境惡劣等問題出現，這樣，又怎會有人願意入行呢？政府沒有正視這問題，沒有增撥資源協助私營院舍改善服務和解決人手不足問題，反而轉移視線，提出輸入外勞，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就此，政府其實可考慮在短期內增加綜援金，提高對私營院舍的補貼，要求為照顧員確立薪金及待遇標準，以吸引更多人加入院舍服務的行列。總不能用這麼少錢，卻要求別人提供良好質素的服務，這是強人所難。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從根本方向改善安老服務，即是提供居家安老服務。

很多長者不得不入住院舍，因而令現時出現了環境惡劣、人手不足的問題。所以，一方面，我們希望一定要加快興建津助院舍，同時，亦希望要盡量改善照顧員的薪酬待遇。

但是，這10年間，輪候院舍的人數卻增加了13,743人，跟之前相差了10,000人。我們想一想，這數字如此龐大，政府是否應該多撥資源、人手來解決這問題，而不是花那麼多人力和資源來興建人工島呢？事實上，2008年之前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列明，護理安老院舍及安老院舍的比例以人口為基礎，應為每1,000名65歲或以上長者設有17個護理安老宿位，但是，這標準於2008年被刪去，並改為"提供院舍的資助宿位不應預先設定以人口為服務基礎，而應視乎需求、資源及是否有合適處所"。

因此，我們看到政府過去在安老服務方面做得非常差，落後於實際需求。另外，在家居照顧方面，施政報告提出了會在改善家居服務方面增加2,000個名額。看起來，政府似乎很大手筆，但很可惜，這項服務已由2017年有5,370人輪候增至2018年有7,351人，平均輪候時間是16個月。今年新增的2,000個名額，只是追回2017年的輪候數字，最多只能減慢輪候情況惡化，但絲毫未能改善服務不足的問題。過去多年來，雖然"安老"從未在施政報告中缺席，但年復一年，照顧者的壓力、院舍質素參差、社區支援不足等問題是逐年惡化。因此，在改善民生和安老服務方面，如果政府不拋棄一直以來"修修補補"的政策思維，只懂得以一次性增加服務名額或服務券作為安老政策手段，將服務推向市場化及外判安老責任，根本無法回應嚴峻的人口老化問題。至於扶貧方面，情況更是離譜。當初上任時，特首口口聲聲說要搞好民生，但面對貧富懸殊這個嚴峻問題時，施政報告中有關扶貧的內容卻竟然只佔兩小段，這與交白卷無異，市民又怎會接受呢？雖然在房屋方面，政府提出增加過渡性房屋，但數量始終有限。對基層租戶來說，最重要的是實施租金管制等措施及將"N無"津貼恆常化，但政府卻不肯做這些，令這群市民要繼續在不衞生、不安全的居住環境中過活。

所以，如果政府在這方面不多加努力的話，我很擔心會為社會帶來一個嚴重的危機，亦會令社會在未來出現一些惡劣的情況，變成一個計時炸彈。

因此，我希望特區政府及特首"林鄭"在扶貧、安老、勞工方面加大改善的力度。

我看到局長現時正在點頭，多謝他點頭，但我希望他可以進一步督促部門加快程序。

第二，就是提交一些樣辦貨。安裝冷氣已經說了十多二十年，我很記得由我在區議會擔任區議員起，一直討論到今天我作為九龍東的直選立法會議員，大家說得口乾了，但最終也只有3個字，就是"無料到"。

副局長曾經告訴我："我們現時是按社區需求、按實際情況處理，不要太擔心，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公道說，直至現時為止，我們仍然未看到一些好的方向。這節辯論的範疇關乎"改善民生"，我很希望局長會把這4個字謹記於心。我經常強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政府有心辦事，我認為便要有所承擔、做得到位、加快速度，讓市民看到真的"有料到"。主席，我在這個環節的發言到此為止，稍後我會在第四個環節，進一步表達我對於房屋和土地的意見。

例如，這兩個新建議的街市，我們看不到會設置熟食中心。又例如天水圍街市，它其實只能夠方便某部分居民，天水圍北的居民完全未能受惠，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個街市太遠，他們寧願乘搭輕鐵前往元朗的大橋街市，也不會前往這個新街市；而且，這個新街市亦沒有大家期待的熟食中心等配套設施。

政府自以為構思很厲害，公布後會獲得大眾的掌聲，但很可惜，由於政府並不理解地區的情況，亦未能了解民意，故此，即便是很厲害的構思，對街坊來說也並非最好。

溝通的問題不單在這兩個選址上顯示出來。

經查詢後，我們始知原來因為要進行街市現代化，所有公眾街市的檔位暫停招標，但食環署卻沒有向外公布。

這種沒有時間表、沒有具體規劃又跟地區及社會缺乏溝通的做法，令興建新街市，這本是我們該拍掌歡迎的一件好事——變成政府滿以為很厲害，但對市民來說卻不是最好的事。

既然康健中心是為了預防市民患病，我們希望康健中心可以加入例如預防中風的心房顫動篩查這類服務，減少市民因患病到醫院求診的需要。

此外，在發展基層醫療方面，我們希望局長不要只停留在發展康健中心，而是就整個基層醫療作出規劃，特別是人手規劃，那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希望政府長遠能增加醫護人手，而且，不要忽略在醫院管理局內一大群前線支援職系的員工。

我認為要多管齊下，一方面，政府應增加牙科醫護人手的培訓，讓我們有足夠的牙醫；另外，在公營醫療方面，如果政府不能夠大力發展的話，便應考慮向長者提供長者牙科券。

我們很高興，政府一直都有接納我們這份政策綱領中的建議，包括已成立了一個由政務司司長統籌的少數族裔督導委員會；另外亦會加強傳譯服務。

同時，由於小朋友首次接觸社會及接受教育是由幼稚園開始，故此，我們認為政府應繼續推動幼稚園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鼓勵幼稚園增聘多一些教師及聘用少數族裔教學助理，為非華語學童提供一個學習中文的優質環境。

主席，在這個辯論環節，我會集中論述數個相關範疇，包括許多議員也關注的公眾街市問題、環境衞生及勞工事務三大範疇。主席，民主黨一直支持政府興建新的公眾街市，一方面為滿足市民日常生活購物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應對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前所承諾會處理"三座大山"之一的領展霸權的問題。

然而，我們認為更快捷有效的方法，是政府履行應有責任，恢復2009年以前的做法，採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按人口基數興建公眾街市。

按現時99個大、中、小型公營街市比例平均數計算，其實天水圍需設有最少3個大型街市或10個小型街市，才能滿足該區人口的需要。東涌的情況亦很相似，該區人口最終會增至22萬，故需要最少2個大型街市或7個小型街市。可是，政府目前擬於天水圍天福路及東涌港鐵站側興建的街市，僅為小型街市。

我們期望政府能真正兌現承諾，貫徹一地多用的政策。

或許我是過分憂慮，故希望局長日後能多作交代。最後，代理主席，我想用數分鐘時間談談勞工方面的事宜。

第一，是關於工傷方面。

香港在2017年的嚴重工業意外數目高達160宗，造成42名工友死亡，這個傷亡數字奇高，僅次於2000年的43宗。

勞工界一般的感覺是：現在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首主持這條大橋的開幕儀式，當然很高興，但勞工界均一致對工人的傷亡感到哀傷，勞工界代表甚至稱這條大橋為"奈何橋"，相信局長亦有所聞。這不單是一種譏諷，亦是一種呼喚，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好好作出改善。令我們擔心的是，施政報告表示"政府會加強僱員補償個案的處理，包括加強'個案支援服務'"。

以工程延誤為例，工程界人士均知道，工程延誤要罰款，動輒數以百萬甚至千萬元計，拖延時間越長，罰款便越多。

代理主席，這次的施政報告無疑是有點進展，因為羅致光局長領導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討整個政府的外判制度，這次他在標書納入工資水平的比重。但是，這還未足夠，我們希望把工資水平納入技術評分準則，其所佔比重不少於25%，從而保障工人的利益。

對於這次政府願意進行檢討，我會給予正面讚賞。

代理主席，我想在這個辯論環節集中討論兒童事務、家庭及婦女等議題，因為這些議題與教育及社福政策息息相關。

當家長因為半日制幼稚園免收學費而讓子女入讀，其子女在上課前或下課後，又由誰負責照顧呢？關於託兒服務方面，今年的施政報告顯示，政府只維持去年施政報告所建議的措施，即分階段在4區增加3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名額，提供2至3歲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全日制服務。政府原本計劃於今年9月在觀塘區和北區合共增加148個名額，於2019年3月在沙田區提供100個名額，於2020年首季在葵青區提供50個名額。然而，據今年的施政報告所載，有關計劃卻延遲了，須待2019-2020年度才增加觀塘區、北區和沙田區的名額，而葵青區增加名額的時間表則尚未落實。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每月的收費由4,000至6,000多元不等，中位數約為5,500元，並非低收入家庭可負擔得來，所以我們要求政府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有關資助。我們期望政府能辨清社會對幼兒服務的需求，仔細審視全港各區託兒服務的相關數字和需要，就每區各項幼兒服務的輪候時間進行統計，以及相應增加各區各項託兒服務的資助名額。

當然，特別多人討論前者，我相信黃錦星局長在此也受到很大壓力。不過，漁農界別對填海計劃是否真的極度反對呢？其實，絕大部分漁民現正等待政府"出招"，但政府要告訴漁農行業，究竟這些計劃推出後，對行業有何影響？事實上，我們過往在立法會很多不同的會議上，也曾向政府提出有關意見，但我們很失望，今次施政報告真的連一些緩解措施甚至方向也沒有，這令業內人士極度不滿。幸好今天的施政報告辯論只是禮節性質，只是感謝特首的辛勞，並非就內容的每一點、每一項逐一作出表決；而由於其中確實有很多利民措施是業內人士及社會同意的，所以我們禮節上會支持今次的致謝議案。

政府如此周詳地推出"明日大嶼"計劃，劃定每個部門負責的範疇，甚至劃出界線讓大家討論，卻說不知道漁農行業會受到多大影響，這是說不過去的，我希望特區政府必須汲取今次的教訓。我雖然同意今年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但如果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會對行業有巨大影響，令行業不能接受，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反對政府的建議。我希望政府在想多爭取一票支持時，能夠拿出誠意。

不，是有理據的，我希望政府把公眾言論和信息清楚分開，我們說的並非口號式的反對，而是具體、真正的切身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很多漁民會被迫結業。

有記者問我，究竟填海對我代表的行業界別是否影響最大？填海並非唯一原因，其實還有很多問題，現行的制度也很有問題。

其實，休閒漁業在美國帶來豐厚利潤，產值是商業捕魚的13倍多，但為何香港不做此方面的工夫？在香港，在魚排垂釣居然只是存在於《海魚養殖條例》的條文。

漁民很難兼顧，所以我們一直建議修改和分拆一些條例，減少養殖戶和休閒垂釣戶之間的矛盾。

我希望黃錦星局長和陳肇始局長明白。此外，我想指出有些規管是嚴厲得沒有甚麼道理的，連魚排上用作更寮的小屋顏色也要規管，不可用紅色，不可用黃色，一定要用啡色、綠色和不透光的物料。在現在新的養殖技術下，我養魚苗有時候需要自然光，但也要申請了9個月才獲批准。我們的漁民朋友如何前進？看到這麼困難，他們真的會尋找其他方向，或者維持一些非常傳統的養殖模式，但這樣對行業是沒有好處的。

我看到我們的國家有三農政策，而美國經常對農業進行補貼，但香港政府說當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寫明不會對農業進行補貼。這本來是不要緊的，但問題是其他地方仍然以自由貿易為名，不斷無障礙地將這些經過補貼的農產品輸入香港。

我剛才所說的例子，是冰鮮雞在零售點可以賣32元，而成本是包括飼養、運輸、鋪租和售賣員的工資。因為在香港真的無法做到具競爭力的價錢，我們只能在品質上作出調整，但實際上，連養雞業也承受巨大壓力，因為現時養雞場無法搬遷。我知道特區政府正就修改有關條例進行檢討，看看可否搬場，但即使條例作出修改，是否有地方讓養雞場搬遷呢？

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有時會令漁民的船隻過期，要補回驗船才能為運作牌照續期。由於政府部門在有關過程中配合不足，令有些漁民無法申請漁護署發出的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現時有數百宗個案正等候上訴，希望陳局長多加留意。

到了65歲生日，大家唱完生日歌後，原來我駕駛船隻的牌照在65歲生日當天正式失效，沒錯，是正式失效。

所以，海事處連這些系統性的資料也未能夠做好。

因為政府確實沒有方案給他們一條生路。所以希望特區政府就着填海計劃也好，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也好，一定要審慎行事。

趁着黃錦星局長在席，我重申一點，現時仍有很多人在破壞農地，還有非法傾倒活動，但當局執法不力。

政府的這個"餅"，是為香港社會推出來的，卻被壞人吃掉。你說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怨氣會否存在？

施政報告提出採用現代科技改善市政服務，包括試行機械化和自動化清潔設備，當中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今年動用69萬元，購入24個太陽能廢物壓縮箱，放置在鄉郊地區。

原來要3萬元。

如果可以通過數據化、新科技來調撥資源，效果可能會更好。

人們便會把垃圾放在垃圾站旁邊。

我經常就垃圾問題向陳恒鑌議員投訴，因為他是我區直選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這正是因為垃圾站的設計和系統有問題，延伸到非法傾倒的問題，以至道路封閉的問題，因此政府必須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其實，我們上次看的文件不僅提及垃圾桶，還提到很多其他系統，包括小型洗街車。但是，對於小型洗街車，機電工程署又沒有發太多牌照。任何機械式的設備，都是要經過機電工程署發牌的。在內地玩平衡車，情況相對容易，可能因為法例沒有規管，但這樣當然是有風險的。

香港作為世界級的國際都會，人口超過700萬，人口稠密，旅客眾多，市民要解決如廁的問題真的十分困難。民建聯巡查了中西區分別由食環署、市區重建局、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管理的13個男廁及女廁，發現有六成廁所的地面非常濕滑，一半公廁的抽氣系統不理想，導致有異味。

我希望特區政府提出方案，看看是否有效。特區政府以往不關注公廁問題嗎？

外判工作給市民的感覺，是責任亦外判了。

市民對食用的東西特別關心，確保食品安全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內地的非洲豬瘟疫情至今並未受控，廣東的供港豬場都可能受到威脅，雖然現時仍未發生，但已影響市民食用豬肉的信心。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早前訪問北京，表示沒有任何供港註冊養殖場受到影響，這點是我同意的。但是，局方認為非洲豬瘟不是人畜共患病，不會傳染人類，亦不構成市民食物安全風險，我對此卻不太贊成。很簡單，早前有遊客攜帶真空包裝的香腸入境日本，那包香腸被發現染有非洲豬瘟，而韓國、台灣地區都相繼先後查到有旅客攜帶染有非洲豬瘟的豬肉製品。不同地區的政府都加強對豬肉製品的檢驗，甚至禁止旅客攜帶豬肉製品上機，但特區政府怎樣做？局長說豬肉製品不會傳染病菌給人類，所以無須檢驗。

如果我真的把被驗出有非洲豬瘟的香腸放在特首面前，我請她食用，說不會傳染，請放心，是否可以呢？今天沒有事不代表明天也會沒有事，而更重要的是，進口香港的香腸之後會在市面流通。香港地區的野豬很厲害，牠們會在郊野公園吃人們遺下來的食物，包括豬扒、牛扒、香腸。

我在本節發言中提出了很多意見，但我想預留5分鐘時間，在第四個辯論環節向發展局局長表達我們對填海或發展局措施的意見。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今次施政報告中提到"香港擁有豐厚的財政儲備，政府有責任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為未來投資"。說得沒錯，簡直值得拍案叫好。但是，何謂"為未來投資"呢？

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讓下一代生活在一個感受到政府關心的社會中，令他們對未來有希望。

我們的基本概念很簡單：假設庫房有1萬億元，那便撥出10%給下一代，成立1千億元的儲備金，然後在每年財政有盈餘的時候，再撥出一定的百分比給下一代。

這些錢可以一直滾存，將來有必要時便可以使用，甚或將來可以與強積金合併。這個構想是一個為新生代由出生到年長階段建立資產的全面計劃，目的是改善每一名參加者的人生機會，不會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我們希望透過累積資產，令下一代更懂得生涯規劃，為自己的前途籌劃，覺得人生有希望。

早在2001年，新加坡便已有類似的計劃，而到目前為止，參與率達到97%，證明計劃非常受家長歡迎，以及能夠為兒童的長遠發展提供足夠的支援。我提出的"新生代嬰兒基金"，其實是一個一生一世的資產累積計劃，在有需要時，亦可用於教育或醫療，甚至用作置業。正如特首所說，香港的庫房豐厚，政府有責任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我希望政府可以為未來投資，不論政府投資多少金錢在興建大橋、道路、填海、建樓上，請留一部分金錢直接投資在下一代身上，給下一代一個希望。當他們長大後，便知道政府已經準備了一個戶口，裏面的資金足以讓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成立一個支援個人長遠發展的"新生代嬰兒基金"計劃。代理主席，接下來我想說另一件事，這件事是關於生命的問題。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問，生命的意義是甚麼？有人說，生命的意義是延續生命；亦有人說，生命的意義是用來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更有人說，生命的意義，是要幫助有需要的人。這句話正正是政府經常說的：錢是用來幫助最有需要的人。

答案就是當病患者站在生死邊緣，或是生不如死、等待政府給予一條救命草的時候。舉例而言，癌病說得上是一個讓人站在生死邊緣的病症。一個人假如不幸患上癌病，是生是死完全取決於政府的醫療政策，完全取決於政府如何幫助他這個有需要的人。

現時香港沒有乳癌篩查，有很多女性是在發現乳房有硬塊時才去求醫，到確診時已是2期或3期，甚至是末期，需要即時開刀做手術、接受化療、電療。有幸申請到資助的患者，可服食標靶藥。假如有少許資產，剛好超過上限，那便連標靶藥也不能服食，可能隨時要賣樓治癌。

所以，假如這些婦女能夠及早得到治療，或及早發現自己罹患乳癌，她們獲治癒的機會率是非常高的。其實，現時很多地方——新加坡、歐美、加拿大等全球34個國家及地區——已經推行乳癌篩查計劃。

其實，政府這類癌症篩查計劃做得很成功。早前政府推出大腸癌篩查計劃，近期則有子宮頸癌篩查計劃，這些全都是德政，是好事，值得稱讚。你看看政府早前推出的大腸癌計劃，截至今年6月30日，有76,359名合資格人士參加計劃。你知道當中有多少人的檢驗結果呈陽性嗎？有9,637人，而當中有523人確診患有大腸癌。其實，撿回性命的不止他們，其餘的9,000多人當中，大部分都被發現有可能會演變成大腸癌的瘜肉，但因為這個計劃，他們得以及早切除瘜肉。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落實乳癌篩查計劃。代理主席，癌症是香港頭號殺手，單是2015年已有超過3萬多宗癌症新增個案，而每年的死亡人數有一半是死於癌症。香港現時對於癌症病人的政策是否足夠呢？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從速考慮如何加強支援癌症病人的政策，例如我們經常提及的醫藥資助，現時只有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資助一些"夠窮"的人士購買藥物；未算太貧窮，即是還可以舒適地吃上一頓飯、"有瓦遮頭"的人則沒有份兒。不過，我也很高興，特首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到現時會研究放寬資助計劃的門檻及增加資助額。

內地每天有12,000人確診癌症，新發癌症病例佔世界四分之一，癌症病人獲得國家全力支援。有些市民對我說，他們患癌的內地親戚因為有政府補貼，康復藥由原先每月1,000多元，現時降至每月百多元，是大幅的下降。中國有13億人，香港只有700萬人，但是國家的醫療保障比香港好。香港是否應該參考國家現時支援癌症病人的工作及政策呢？今年7月內地上映了一齣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我不是藥神"。

我很希望政府可以增加資源和人手，幫助站在生死邊緣的癌症病人。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設立癌症專項基金，資助癌症病人購買經醫生批准而沒有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但有臨床成效的藥物，進行腫瘤基因檢查以對症下藥，接受中西醫協作治療，以及資助從事抗癌工作的NGO提供癌症家庭支援計劃。談完令人站在生死邊緣的癌症，我必須說一說另一種令人生不如死的疾病。相信大家都聽過濕疹，應該知道嚴重的濕疹會令皮膚痕癢至令人生不如死。

這宗慘劇正是由濕疹引起的。該名女兒剛從大學畢業，大家都說她孝順。她每天就如全身被螞蟻咬噬，濕疹無法治癒，最後在精神崩潰，甚至可說是生不如死之下，與父母一起離開了這個世界。除此之外，我最近也在網上看了一段影片，那好像是政府的電台傳媒機構拍攝的。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能夠關心一下這些濕疹病人。可否在公立醫院設立皮膚專科呢？代理主席，我今天說的癌症和濕疹病人，其實都是我直接接觸過的案例。最近，我接觸過另一位患濕疹的年輕女病人，她說她抱着兒子坐在窗台邊時想了結自己。

因此，我跟她接觸後，我真的很希望這些病也可以有標靶藥。

我看過醫管局的資料，醫管局的藥物開支由過去2014-2015年度時的53億元，到了2016-2017年度的61億元，增幅是15.4%，所以，大家不能說政府沒有做事，政府是有做事的，不過，藥物開支只佔醫管局總開支的10%，相比有些西方國家的藥物開支已佔20%，我們是否應考慮大幅增加有關開支呢？或者我們也要考慮資助本港一些大專院校的科研機構，盡量開發和研究一些新藥物，以幫助更多處於生死邊緣和生不如死的病人？這樣就是德政，令香港的病患者有生存的希望，有人生的希望。

代理主席，我在這辯論環節的發言主要想總體回應施政報告的內容，特別是民生方面的措施，包括公共醫療服務、勞工和教育等範疇。行政長官的這份施政報告篇幅長達85頁，共有322段，當中提出了超過200項措施，可謂非常重手，力度十分大，內容亦比較多。我在10月10日看到施政報告的主題是"堅定前行燃點希望"時，我的感受特別深。原因是我回想今年3月參加立法會補選時，我的參選口號是"堅守信念舜有希望"，因為我相信只要擁抱和相信香港有希望，便一定能衝破種種障礙，讓香港繼續向前走。在施政報告提出的新措施中，我看見大部分均以民生優先為主導，我們對此十分歡迎。我們亦樂見政府採納了民建聯的部分建議，例如規劃中的中醫院、25億元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讓未補價居屋分租予有需要的家庭——當然，我不太贊成只是分租，而應該全屋出租、還有增加法定產假至14周，以及探討設立幼稚園教師薪級表等。不過，在探討設立幼師薪級表方面，希望行政長官要加快進行，必須議而有決。不得不說，本屆政府積極有為，民建聯對這份施政報告的評價是16個字，便是"描繪未來，決心可嘉"，而對於推出以至落實措施時則必須"細心聆聽，行之有道"。首先，我想概括地說說外界如何評價這份施政報告。除了有很多民意調查機構給予評分外，我在過去一段時間也曾到地區舉行居民大會和擺街站，聆聽街坊如何評價這份施政報告。很多街坊第一句便是說："明日大嶼"的填海計劃是好，但地點偏遠，需要很多年時間，所以可否想辦法加快輪候公屋的時間，多興建過渡性房屋，幫助"劏房戶"？亦有居民提到政府公立醫院的專科排期，正如蔣麗芸議員剛才所說，要等候很久，很多重症病人要輪候服務多年。長者牙科服務亦不足，所以，各方面仍有很多改善空間。

在公共醫療服務方面，醫護人手不足是事實。居民反映現時心臟科的排期為5年以上，新症的第一次排期是1年半，很多醫院坦白表示，如果急不及待便要自行看私家醫生。

所以，我期望在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公私營協作計劃下，可以加快做好公私營機構的合作，善用100億元基金推行服務，把支援計劃擴大至其他慢性疾病，以及把一些正在輪候專科門診服務的病人轉介至私營醫療機構。在這方面，我希望食物及衞生局聆聽市民的心聲。接下來，我會說說勞工和僱員保障方面的事宜。自上月初以來，我相信很多在職家庭也知悉兩項切身的好消息，其一是法定產假將延長至14周，其二是我們數星期前討論的把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今次施政報告的建議改變了40年以來產假的安排，法定產假由10周增至14周，這亦是民建聯多年來的倡議，所以，我十分高興政府從善如流。不過，我希望在下次檢討時，局長會考慮把產假的薪酬改為全薪，而不要只是五分之四，因為很多在職家庭的經濟壓力實在不小。另一方面，現時《僱傭條例》只保障員工在懷孕期間不會被解僱，但不保障復工後不被解僱。

鑒於香港大部分公司都是中小型企業，這樣對其生意將有很大的影響。

在本會上次審議對《僱傭條例》進行修訂以增加侍產假時，我已提及一些僱員福利較佳的先進地區，例如歐美國家，當地的僱員福利有所增加，其實很多時候也有賴政府支付或由社會保障基金應付，所以，政府的角色會越來越重。但是，我認為政府不單要付錢，還有很多協調工作要做，例如如何在勞資雙方做好協調，以至多從家庭友善政策出發，做好宣傳教育工作，讓坊間也知道香港人的壓力不小，希望大家也能互諒互讓。正如取消強制性公積金的對沖機制一樣，政府現時增加資源，希望勞資雙方有商有量，盡快達成共識。

行政長官這次推出不少新猷，包括民建聯一直倡議的增加課外活動津貼，即全方位學習津貼、探討設立幼師薪級表的可行性及中小學校長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政府要批撥資源來理順——這項建議行政長官接納了，政府會撥出額外5億元來理順。

教育是培育我們下一代的重要範疇，關乎教與學質量並重。除照顧學生的需要，也要顧及教師的待遇、壓力和職場環境等。

說回香港，我們十分期待重視教育的行政長官多推出一些鼓勵性的誘因和措施，讓學生可以有較多時間思考、無論是了解天文地理，或是多做不同事情，這總比不斷上課為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快樂學、快樂教——老師開心的教學，學生也能開心的上課。除了減輕他們的讀書壓力之外，財政上的壓力也要兼顧。我身為家長，支出真的十分多，每年的書簿費、校服，現在還有很多課外活動等，對於家長和學生也構成很大壓力。

當然最直接的就是提高子女免稅額，我期望這樣可以直接到位，減輕家長在教育方面的負擔開支。最後，代理主席，我最近曾與一些教育工作者交談，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近數年政府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在教育方面是好事，可以減輕很多教師的壓力，也讓教師看到多一些希望，重燃他們的盼望，讓他們知道怎樣做下去，這是一件好事，而對於學生也是好事。

正如吃飯一樣，原本以往只有叉燒飯可吃，現滿桌子不同的食物，究竟學生能否吸收到應有的養分，還是最後變成大胖子呢？對於這點我們真的要想一想，在投放這些教育資源後，如何能做到資源到位之餘，也能讓學生、老師或各人均有所裨益和成長。就此，教育局應該設立良好的體制，適時檢視這些資源的落實情況。

打開今年的施政報告，可以看到"堅定前行"這4個字。所謂"堅定前行"，其實是一意孤行、唯我獨專。只要是她林鄭月娥決定了的便要推行，不用諮詢和討論，亦不容磋商，因為她認為這樣做才對香港人最好。大至"明日大嶼"那1,700公頃和花費上萬億元的填海工程，小至我要在這個環節談論的全面禁止電子煙政策，均體現了一意孤行、唯我獨專、不講理的行政霸權。這個辯論環節的政策範疇包括醫療衞生服務，所以我會先就全面禁止電子煙的政策發言。今次推行全面禁止電子煙的政策，事前毫無預告，僅在施政報告發表前1天向傳媒稍作披露，然後便提出要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產品，手法較推行"明日大嶼"更加粗暴。

因此，各界沒有太大反應，亦沒有人公開表示堅決反對立法規管。反過來說，局長，如果當天已說明政府提出的方案包括全面禁止新型吸煙產品，我相信社會的反應一定會更大。

科學上有甚麼突破性的研究，有甚麼權威的研究成果，足以完全扭轉政府的政策方向，由作出規管變成全面禁止？局長當時也無法回答，說明有甚麼突破性的發展和驚天動地的轉變。研究當然有很多，而且人言人殊。

為何現時卻要全面禁止新興的電子煙產品？

你一定不敢，遑論全港禁煙。

所以，即使是於理不合，大家也無可奈何。

我知道很多民主派議員均支持全面禁煙，但大家要想一想，為了目的而不談道理和原則，支持政府全面禁煙，這與建制派聲稱出於好意而"反港獨"，支持政府不講理地不批出工作簽證予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副主席，究竟有何不同？支持全面禁止電子煙，即是支持林鄭月娥這種只要認為是對年青人有害，便要全面禁止的家長式專權管治思維。今天禁止電子煙，明天可以禁止汽水和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今天為了大家的身體健康而這樣做，明天也可以為了你的思想和精神健康，而禁止出版某些書籍、報紙，以至其他種種。所以，我堅持反對全面禁止電子煙。

代理主席，在第三個辯論環節，我想談及包括醫療架構、急症室設備等數方面的事宜。

所以，我很高興看到政府敲定以觀塘區為地區康健中心的第二個試點，希望有關當局盡快落實。地區康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為社區預防疾病及支援長期病患者，在治療疾病方面則仍然需要倚賴醫院。

但是，其實社區更需要一些24小時門診服務，或最少是較長的晚間門診服務。

如果政府提供這類社區24小時門診服務，其實絕對是好事。相信我不多說，局長也一定知道，用於提供急症室門診的費用其實非常高昂，因為市民使用急症室的設施，可能只為診治發燒或傷風感冒等症狀，資源嚴重錯配。

我們現時有另一問題，就是面對越來越龐大的醫療需要，特區政府是否有計劃提高全港醫院的比例？

我必須感謝有關當局對受孕24周以下不幸流產嬰兒的處理。

我要特別感謝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以及醫院管理局有關人士的配合及合作，令事情可以在明年第一季，最少看到一條出路。

但是，嬰兒遺體不能火化，因為法例規定，受孕24周以上的胎兒才當為人，其遺骸才可以在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火化系統中火化。

我剛才提到，過往受孕24周以下流產嬰兒的遺骸沒有方法妥善處理，現在終於有了，但始終只是幫助了想處理嬰兒遺骸的父母。有些父母不想處理，或許因為當時六神無主，亦不知道應如何處理，便交由醫院管理局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也絕對不應該繼續將嬰兒遺骸視為醫療廢物，運到堆填區。嬰兒始終是一個生命，政府應該可以利用一些行政方法，更人性化地處理那些父母不想自行處理的嬰兒遺骸。我知道有關當局已就這方面進行研究，希望會有一些進展。簡單而言，要讓生死兩安，因為嬰兒始終是生命，我們要尊重生命，不應該將遺骸運到堆填區。

希望這些設備可以盡快應用，亦希望看到香港不要再用非人性方法處理嬰兒或胎兒遺骸。這種情況，我相信不是任何一個香港人想看到的，而為此投放的資源，相對來說亦只是很少。

代理主席，我先說說關於產假和侍產假方面的事宜，然後會就食物及衞生局的工作發言。我們很高興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看到政府提議把法定產假由10星期增至14星期，這亦是民主黨多年以來爭取的政策，我們希望可以盡快完成相關的立法工作。此外，在侍產假方面，上個月立法會亦通過了《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落實將侍產假由3天增加至5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應該很清楚民主黨的政綱，我們提議了這政策很多年，希望僱員能有7天的侍產假。雖然在法案委員會和立法會大會的辯論上，有民主派的議員提出修正案，希望將侍產假延長至7天，又或者我提出的修正案，希望1年後自動將5天侍產假增加至7天，但很可惜，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沒有支持我們的修正案，我們要再等待一段時間。

其實產假和侍產假也是屬於家庭友善的政策，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加大力度。然而，不論產假或侍產假，現在政府卻留下了一條"尾巴"，我們希望政府稍後會檢討產假及侍產假的薪酬，因為多年以來，都未能達到全薪的產假或侍產假，仍然只停留在五分之四支薪的階段。民主黨希望見到家庭友善政策得以再完善，令放取產假或侍產假的勞工階層可以獲得全薪的工資。因為事實上，家庭迎接新生嬰兒，開支一定會大幅增加，我們不希望因為他們放取產假或侍產假，而增加了家庭經濟上的困難。我希望政府可以研究一下，如果僱主有很大的疑慮，則可否考慮剩餘的兩成薪金由政府補貼或資助。

我真的希望政府最終能落實這個方案。關於食衞局的工作，我主要想說幾項事情。近年食衞局推出幾項措施，無論在食物安全或骨灰龕各方面我也有參與工作。

此外，公營骨灰龕方面，政府很多年前已在各區勾出了多塊土地，但仍有很多地區仍未落實興建。我認為最重要是，政府在公營骨灰龕的供應上，應設立時間表，以落實被勾出來的土地如何能如期供應龕位。無論陽宅也好，陰宅也好，我們都希望政府可以緊貼社會需求狀況，不致令供應中斷。當然我亦批評過食衞局的新措施，將公營骨灰龕位設定了使用年期——現時是20年的首次使用年期，如果不續期交錢便會把骨灰龕位清理。我認為這項政策沒有進行真正的公眾諮詢，只是區議會通過後便實行，對於這項措施，民主黨表示反對。在醫療方面，今次的施政報告中政府也表示要重視基層醫療，不可將整體醫療健康的工作推卸給醫院處理便算了，因為公營醫院的壓力已經很大。

根據現在政府的說法——其實十多二十年前已有這類報告書，"林鄭"當年出任特首前也曾發表這類報告書，說政府要做這樣那樣，但說來說去，還是說要嘗試在各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

現正招標看看有甚麼NGO或團體願意承接政府這項重要的任務，在地區推行基層醫療服務。政府的說法是要集中資源，來處理最普遍和最消耗醫療資源的慢性疾病、鼓勵目標市民及早識別健康問題、管理指定的慢性疾病，讓市民接受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協助，在社區繼續他們康復的進程。據了解，政府表示未來會在其他地區、每一區複製地區康健中心，我聽到局長也是說會在全港18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我明白政府說要進行一些試驗，所以先在一區試行，但我有不同的想法。

可否找來不同的NGO，嘗試採用不同模式，再加上一個所謂"政府主導"的模式，幾種模式同時進行試驗？這樣便可以在一段時間後作出比較。

我建議他們向政府提出一些模式，以便政府考慮，但政府似乎沒有這樣的空間來集合民間智慧。

因此，政府可以聚集各不同專業的人員，以團隊協作方式來鞏固市民的健康。民間主導的模式也許有一兩種吧——我固然希望不只一種——而且是由下而上地進行的模式。

此外，關於醫療健康服務方面，剛才我聽到政府所說的方法似乎是想先處理一些慢性病。

有視光學教授提醒我，原來今年在內地提出一項"八三一"通知，何謂2018年的"八三一"通知呢？原來這是國家教育部和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等8個部門關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的通知，在今年8月31日發表。這項通知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學生近視問題的重要指示，並就此下了一些批示。這項通知寫得很詳細，我曾翻查當中很詳細的描述，我認為值得衞生署在地區上推廣。當中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便是要每年為0歲至6歲的兒童進行眼睛和視覺保健的檢查，並且制訂0歲至6歲的兒童的近視比率，以預防近視，並訂下指標，要將近視的比率降至很低的水平。

所以，我希望局長會考慮這個問題。至於英國的National Health Service從新生嬰兒階段開始，便提供定期的視力檢查，直到16歲為止。

在學校方面，我們知道內地的學校每天也會定時兩次帶領學生做護眼操，還規定學校有責任要做好這些工作。

重點是要及早發現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並及早提供治療，這才符合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精神。關於食物安全方面，我們知道政府近年做了很多工作。然而，民主黨對於政府放寬日本福島附近5個縣的食物禁制表示憂慮。我們知道食物安全中心發現了一些沒有獲得衞生證明書的食物流入香港。就這些情況，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做好把關工作。

我們希望局長能說清楚，政府最近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討論了些甚麼，以及有甚麼新的預防措施，可以令市民安心食用大閘蟹？

主席，作為醫學界代表，我在這個環節會集中討論政府在醫療政策範疇的工作。我先談政府做得不錯的地方。首先，醫護界及教育界均樂見政府願意接受我們的意見，將立法規管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改為禁止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宣傳，回到我們兩年前提出禁制電子煙的初衷。這只是剛開始，口頭提出來而已，並未實行，因為接着會交由立法會討論，而法案委員會將會有一番角力。政府必須更清晰地論述這項政策對全港市民的健康的益處，以釋除公眾疑慮，顯示政府立法的決心。其次是基層醫療健康。除了在葵青區設立首個地區康健中心，可於明年第三季投入服務外，政府表示已在觀塘和東區覓得選址發展地區康健中心。我贊成有關計劃，同時亦要提醒政府數點。

第二，香港其實有7,000名普通科醫生及400多名家庭科專科醫生。

最主要的目標是防止市民和病人中風、患心臟病、腎病和爛腳。我在門診都問每一名病人："你有刺手指嗎？

問題是，有同事對我說，未到流感高峰期，病房已爆滿，為甚麼？

正正因為大家所說的公平公義，或類似的理由，由誰負責收拾殘局呢？

在疾病預防方面，我歡迎政府為特定年齡組群的女學童提供免費子宮頸癌疫苗接種，相信此舉會有效防止子宮頸癌，亦能確保香港的適齡女子有足夠的子宮頸癌疫苗。關於疫苗，其實過去半年至一年發生了很多不同的情況，包括有境外人士來港掃清所有子宮頸癌疫苗存貨、有中介公司採取不良營商手法、市面出現水貨及假貨等。

難道是社會的錯？

除了子宮頸癌疫苗接種外，還有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工作，我們非常努力去做，但無論我們如何努力，總有人會提出接種疫苗沒有用或疫苗含重金屬等說法。我希望政府能積極回應市民這些疑問，在協助市民預防疾病之餘，同時減少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的使用量。

此外，我亦想在此指出，並非所有癌病均適合篩查。

因為全賴實驗和經驗得知，不是所有疾病都適合篩查，因為就某些疾病進行檢查時，反而會引發很多不必要的疑慮及檢查。

我向他解釋，由於肝癌指數稍高，令他在治療過程中接受了五六次超聲波、三四次電腦掃瞄，再加上磁力共振，目的是告訴他沒有患上肝癌。外間的化驗室抽驗癌病指數，但我希望在此指出，癌病指數有甚麼用途。

不過，其中不少措施都以特定群體為主，受惠對象仍然較窄。

善政與德政有距離，不單在於政策的廣度和深度，亦有目光的差距。高瞻遠矚、誠心為市民長遠福祉作打算、對公眾健康有持續裨益的政策，才可以稱為德政。但是，我覺得此份施政報告在支援公營醫療、為全港市民長遠健康未雨綢繆的措施方面着墨不多。事實上，我與袁國勇教授及龍振邦醫生曾經特地為此撰寫文章和建議書，並與特首及"財爺"會面。我知道政府有盈餘，接下來會有一些大型投資，這是最好的時機。經濟會逆轉，本港不會長時間有盈餘。

我對未來醫療體系的健康感到憂慮。舉例來說，在病人藥物支出的經濟審查機制上，政府只建議降低病人的自付費用，沒有接納病人組織、病人、議員甚至我們的建議。我們建議成立一項100億元的支援基金，用利息支援不常見疾病的醫療費用。每年利息2.5厘，即每年有2億5,000萬元，其實真的很好，可用來支援不常見疾病的病人，以紓緩本港病人及其家庭因為長期使用昂貴藥物及負擔診斷和檢查費用而帶來的沉重財政壓力。現在一些不常見疾病的藥品及昂貴的藥物，在審批機制中往往處於弱勢，其成效未必如某些藥物那麼高，成本效益亦未必及得上例如治療肝炎藥物或某些高效用藥物，但成本卻高達數百萬元，好像分數般，分子小而分母大，想想結果會怎樣？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負責的關愛基金或醫管局每次審批時，都會看到有差距。我看到審批機制出現了問題，所以我建議一定要額外注資，否則每位病人每次申請援助時也要下跪祈求資助，這不是長遠的辦法。

一些罕見疾病和癌病的藥物，100萬元、200萬元......

藥物日新月異，我們沒辦法應對藥廠的定價。

有其他國家的做法是例如引入競爭。又或者，每一種藥物進口每個國家或地區時必定須要註冊；既然必須經過衞生署註冊，便可在註冊時施加條件；而我的問題是：一些非常昂貴、達到誇張程度的價錢，我們需要處理，否則藥廠便會開價500萬元，然後由關愛基金支付，那麼我們怎麼辦？

因此，希望當局認真審視，除了勞煩特首接信和籌措足夠金錢之外，認真想一想，一些超級誇張昂貴的藥物是需要監管或處理的，但暫時我們看到政府的姿態是不願意，亦無法處理，所以我在此代表病人表示失望。又例如基因重組的醫學發展方面，儘管特首接納督導委員會的初步建議，推行創新科研和基因組的測序計劃，其實在我與袁國勇教授的建議中主張設立一個基金，稱之為尖端醫療科技基金，原因為何？

我們有很多建議，例如調撥額外資源購買尖端醫療儀器幫助市民，可以令不同階層受惠於最新醫療科技的便利，亦有個優質醫療服務的計劃，但皆未獲採納。

科技進步得很快，大部分市民根本無機會受益，只能盼望。我想告訴政府，其實你們每天在叫口號，倡議創新科技、智慧城市，但如無法實在地幫助市民的話，這些空洞的口號叫得再響亮亦沒甚麼意義。

我昨天趕往九龍灣參加足球比賽，究竟我以何種方法會最快？當時6點多7點會塞車，究竟用何種方法是最快和最可靠？

我看不到未來5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在醫療系統可持續發展的措施上，政府重提第二個十年醫院計劃，只談硬件建設，例如增加病床和改善大學醫學院教學設施等，但卻忽略人手的開支。提一提大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財務數據顯示，回歸20年來，政府曾在2003-2004、2004-2005及2005-2006年度削減衞生經常開支，亦曾在2016-2017年度削減醫管局的撥款。最重要的是，在2011年，在社會經濟繼續向上、股市繼續向上、樓市倍升的情況下，我們推行"0-1-1"計劃，削減醫療開支。

現在我們看到，有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又有經濟周期的波動，我預見政府會在醫療或者整體開支上重蹈覆轍。香港政府的收入和開支受着環境及內外經濟的改變影響，須因應調整。我正正是在20年前要削減整體開支、削減醫療開支、不能聘請所有醫科畢業生的那個年代畢業。

在如此大的壓力下，我的增薪點比別人差，我的薪酬不及別人好，解決到問題嗎？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和袁國勇教授促請政府考慮我們早前建議的100億元公帑醫療撥款穩定基金，目的是當經濟逆轉的時候，我們知道政府會削減我們的開支，屆時我們可以在基金裏動用數億元或者10多億元，捱過兩年寒冬。

所以，我們所說的是利用盈餘設立一個基金，未雨綢繆。其實我看到未來5年、10年這件事便會發生。在基金範疇之外，自願醫保計劃是多年議論紛紛的題目，大家熱切討論，亦有期望。可惜——其實並不意外——大家的期望再度落空。政府提出就自願醫保計劃提供扣稅安排，絲毫不提制訂高風險池，與保險公司共同承擔高風險人士投保，這樣根本無法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長遠壓力。醫生和病人同坐一條船，其實對這個情況極度憂心和不滿。自願醫保由大家盼望的計劃淪為明日黃花，是政府管治能力的問題。如果政府對着大財團、大公司，能夠堅持迎難而上的獅子山精神，磋商的時候"企硬"，自願醫保怎會成為今天"四不像"的光景？我用公營醫療的例子向大家解釋，每年公營醫療的開支是五六百億元，用百億元作單位。你試想一想，20年前說醫療融資，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籌到億元放入醫療？甚麼地方會每年給你100億元？

政府就是香港市民最大的保障和保險架構，現在就是要做這件事。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安全網，不論貧富、是否有身份證，現在我們的公營醫療都會"包底"，這就是安全網。在精神健康政策方面，除了提到推行公眾教育計劃及支援精神病康復者外，如何協調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以及地區為本的康健中心，政府至今仍然未能作出詳細交代。我建議政府應該鼓勵非政府組織，在各區推行創新工作，例如仿效外國的例子，嘗試配對退休長者與遇上家庭問題的年青人，互相計劃。在政策上要多加想象，才能夠盡快幫助日益增多的精神科患者改善病情，重投社區。整體而言，這次政府的醫療政策範疇，有好的部分。但是，未雨綢繆的意識極度不足。所以，我對這份施政報告仍然有保留，希望政府能夠擇善而從，居安思危，以及做好準備。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這個辯論環節主要關乎改善民生，當中涉及衞生及醫療服務、食物安全、勞工議題、安老、婦女及兒童事務，以及一些福利事務等。

香港市民其實已經有3年不能選擇70元至100元的內地活雞。究竟有多少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因為價錢問題而不能吃活雞，或他們每月的開支需要增加多少才能負擔吃活雞？大家都知道大閘蟹是香港的傳統食物，亦是國家的傳統食物。

其實現時已有一批國內的大閘蟹經轉口來到香港，應該有2萬多隻蟹，我對此表示歡迎。

為何國內的大閘蟹需要經過轉口才可以運到香港？

大家平日吃大閘蟹也大概知道價錢，4至5兩重的大閘蟹大約100多元一隻，今年4至5兩重的大閘蟹動輒要200多元一隻。轉口經過一個地方，空運費用貴了兩三倍，當地政府檢測食物安全需要多花兩三萬元手續費，為何要轉口？

我們始終有一天要升天，如果局方為了市民有無限的生命而令我們的選擇越來越少，局長，我會走出來反對。

我大膽指出，超過90%的香港市民未能分辨甚麼是電子煙和加熱煙，並將兩者混為一談。

香港的吸煙人口幾乎是全世界最低，只接近10%。

不過，加熱煙和電子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產品，小朋友連傳統香煙也買不起，加熱煙每包售價七八十元，他們怎會買得起呢？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前，這兩群善心的朋友提出要禁煙，但他們說的是電子煙，為何現在連加熱煙也混為一談，兩者根本是不同的產品？

如何衡量這個價值觀呢？好像測試面膜，有些面膜產品可能有10種好處，有些面膜產品可能只是補濕，如果只比較補濕程度，兩者可能一樣，價格低的可以做到補濕，價格高的補濕效果也可能差不多，只是那些產品可能還有其他好處，例如有修緊皮膚的功效。對於市民來說，聽罷這些測試便覺得價格越高越不好，越高科技可能越不好，但其實對於一些營商朋友未必公平。所以，我想消委會進行這類比較時要解釋清楚，因為有些產品可能不止一個目的或優點，例如某把刀可能既美觀，手感又好。

對於香港的勞工政策，市民希望有更高薪酬、更多假期，我也非常希望可以這樣，但如何令香港的競爭力不被削弱，在香港營商有生存空間？如何可以與周邊國家、城市或地區比較，而不被淘汰，以免我們越來越落後？香港競爭力排名越來越低，完全是因為我們的政策。勞工政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做生意不是要考慮租金，便是要考慮人工成本及貨品成本。

主席，這個辯論環節的範圍涵蓋家庭及兒童事務政策，而教育則是與家庭和兒童事務息息相關。因此，我在這環節的發言，會就家庭及兒童事務和與教育相關的政策表達意見。主席，在今年施政報告有關教育政策的部分，行政長官重申了她說過的兩句話，第一句是："政府在教育開支是對未來發展最有意義的投資"；第二句是："對老師好一點"。正如她所說，這兩句說話得到教育界廣泛認同，行政長官並指這將會成為特區政府處理教育事務的行事準則。無可否認，本屆政府投放在教育政策上的資源，可說是明顯有大幅增加，說得公道一些，就是確實穩定了教學環境。只要我們隨便數一數，就會看到很多教育資源投放到教師和校長身上，包括把公營學校的班級與教師比例劃一增加0.1，提供了2,200個額外的常額教席。

我剛才提到的一系列措施，全都旨在正面解決教育界內教職員的"飯碗"問題、理順教職員的薪級表、薪酬等問題，以及減輕學校校長和教師的行政工作負擔。既然校長和教師在教育界中扮演着關鍵角色，也是重要的持份者，特區政府大量投放資源以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之舉，對於改善教育質素當然亦是相當重要。

我們經常說，希望讓我們的小孩可以開開心心地享受有質素的教育。我想特區政府清楚明白，單靠"銀彈"政策，是無法改革現時教育政策下的種種流弊，特別是小孩所面對的不愉快學習的問題。

主席，事實上，究竟香港是否有很多家長對教育制度感到相當不滿呢？

當然，很多時候，我們過去討論這問題時，我也會聽到教育局官員答覆說：不是的，我們的制度有很多好處，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教育政策問題的確太深太闊，而今天由於時間所限，我當然不會涉獵每項政策，我只會集中說3方面的問題。首先，我想說的是家課政策的問題。我們經常說如果要孩子健康發展，除了上學唸書和學習知識外，還要每天給他們時間休息和參與遊戲，這不單可以令他們放鬆，也可令他們的思維能力有所發展。過去，很多研究也指出我們要給孩子更多空間，但現在的實情為何？我每次落區和家長傾談時，特別是談到孩子剛升讀小一或中一，家長都會愁容滿臉。

當然，社會上的確有部分家長對教育的看法較為保守、守舊，他們可能仍然抱有一種觀念，認為孩子應該安坐學習，由早到晚也要很勤力才可以學到知識。

我們需要的是腦筋靈活、有創新思維的知識型人才。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真正立下決心，檢討現時的家課政策，研究和切實解決家課過多的問題，並且遏止過度競爭的文化。況且，我們是否真的要孩子每個學期都接受這麼多測驗和考試？

我真的希望特區政府以後除了每年投放數十億元，甚至超過100億元的額外資源在教育範疇，也應在這些方面花點心機、下定決心去改善我們的教育制度。

不單在功課上的參與，在孩子學校的課外活動中，很多家長也會參與。所以，家長的角色對孩子教育的發展，起着不能代替的作用——一個靈魂的角色。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承諾會在2019-2020學年開始增加大約3,000萬元經常性撥款，這些額外資源會撥給家長教師會聯會和學校家長教師會，讓他們可以舉辦更多家長的教育課程和活動。特區政府認同和支持家長教育，當然是正確的方向，這是好事。然而，根據我在過去一段時間觀察所得，教育局的官員推動家長教育的方法，可說是非常守舊，而形式也十分僵化。

在形式上，有時候會真的比較枯燥，而且大家都好像是交功課般的參與。其實，家長教育活動不一定是這麼傳統的傳道式講座，而是應該動動腦筋，使之變成一些家長和孩子都可以參與的親子活動。

那是一齣推動家長教育的親子合家歡音樂劇，其中加入了兒童和家庭關係的元素，劇中的演員演出生動，對白諧趣，劇情正好符合我們社會的實況。例如家長督促孩子做功課，氣上心頭的火爆場面，我想每個家庭在小朋友讀書時期，也會看過當母親的情緒受到多大困擾，甚至是咆哮如雷，我想作為小家庭的男士們，這個時候也應該知道我們要擔當甚麼角色。便是靜坐一旁，千萬不要干涉"內政"，不要干涉太太如何教導小朋友做功課，因為母親在帶領小朋友學習、施教和照顧的過程中，母親其實受到很大壓力。

便是考試前小朋友緊張得肚痛、亂發脾氣、情緒失控和失眠的情況。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親會有所體會，但這些都是我們現時的學校生活、家長和小朋友的生活寫照。

這些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家長教育形式。當我們看到現在的"警訊"節目拍攝得如此生動諧趣，"警訊"內的數位甘草演員頓成"網紅"；當我們看到消防處最近推出的"任何仁"角色成為大眾社會關注，受到愛戴；當我們看到推行環保政策的"大嘥鬼"也開始深入民心時，為何我們在教育改革方面，在推動家長教育方面，卻不能做到與時並進，更貼近社會脈搏呢？主席，最後一點我想說的，其實已經說了很多年，就是"火柴盒校舍"的問題。近年特區政府的財政的確算是相當充裕，正如我剛才所說，投放在教育的資源，每每達到數十億元，甚至過百億元。但是，這麼多年來，我們看到也會搖頭的"火柴盒校舍"問題，依然絲毫未能解決。對香港這個繁榮的大都市而言，的確是莫大的諷刺。

我們更期望特區政府在接下來的教育政策改革上，能夠正面和勇敢地面對這個問題。當然，除了金錢之外，"火柴盒校舍"問題最主要牽涉的便是土地。土地問題不但跟我們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也跟香港社會其他民生政策息息相關。所以，隨後討論土地問題時，我將會就此再次發言。主席，整體而言，今年施政報告在改善教職員薪酬福利和工作量方面可說是交足功課，但對於如何改善學生的學習問題，以及"火柴盒校舍"等老問題，我認為略嫌不足，並期望在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和下次的施政報告中，會有更多的着墨。

主席，在昨晚會議暫停前，羅致光局長提及我的名字，指我可能會提述輸入外勞的議題。

凡此種種的事情，大家需要溝通和了解才知道情況如何。

我期望局長盡快抽時間與他們商談，而不要透過鍵盤溝通或傳媒來回應。這是不健康、不實際，亦不能解決問題的。

雖然局長說小學生不會這樣思考，但小學生也懂得計算這樣簡單的數學題。

假設在立法後，有已經創業的年青人不幸地在5年、6年後失敗而要結業。當他計算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當然，有算式便計算得到——他要在結業一刻才知道自己要承擔多少責任。

不過，現時所謂的最終方案同樣複雜，只是延長了時間，提高資助額，但計算方法同樣複雜。商界只是要求一道簡單、清晰易明的方程式，但最終卻不經修改。

我要重申，現時商界知道取消對沖安排是勢在必行，所以會面對現實，接受有關法例的落實，但最大的問題是計算方法及政策令很多中小企抗拒。大家坐在議事堂內，都希望解決問題，尤其是建制派不想為政府製造問題，更不想繼續爭拗一些社會有爭議的議題。我們只想解決問題。

不過，如果推行"基金池"方案，他們可能全皆支持，這樣便皆大歡喜了。

施政報告在勞工福利及勞工支援方面確實下了很大工夫，例如優化就業支援計劃及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扶貧；支援殘疾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及少數族裔人士，以及擴展長者生活津貼等。凡此種種，皆是好事，我絕對支持。

我希望局長不要自滿。在世界經濟論壇早前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排名第七，但勞工方面的得分是零分。我相信局長一定很不服氣，因為他已經很努力，而特區政府又並非一無是處，為何得分是零分呢？

我在此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打氣。他的"廚房"已準備多道菜餚，我希望他能夠適時及盡快端上飯桌，供廣大"打工仔"享用，因為他們已等候良久。我會就數項勞工問題發言。第一，我們歡迎政府就外判制度推出的一些改善措施。政府外判制度一直為人詬病，我們經常指責政府牽頭當無良僱主、牽頭實行"價低者得"的做法、牽頭拉低工資、牽頭推卸責任，因此出現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被"走數"、轉合約時被扣減工資、工人工作環境惡劣等問題。政府始終是這些問題的源頭，所以政府必須自己解決問題。

此外，施政報告亦建議將承辦商的勞工福利和薪酬待遇的評分訂為佔技術因數四分之一，即整體的12.5%，並在完成合約時提供6%的約滿酬金，以及在懸掛8號風球或以上時向須上班的非技術員工提供"工半"的額外薪酬。以上皆是我們感到滿意的地方。工聯會一直爭取改善外判員工的福利。全港有5萬多名政府外判員工，在漣漪效應下，受影響的工友又豈止5萬人呢？本屆立法會在2017年2月通過了由我提出的"盡快全面檢討政府的服務外判制度"的議員議案，並獲得大多數議員支持。此後，我們處理了無數由政府外判制度引發的工潮，涉及房屋署的天衡邨、愛民邨、寶達邨及安蔭邨等。

我覺得這沒有違反外判政策的目標，希望政府能夠將此安排重新納入有關檢討中，以期完善對外判員工的保障。

這是我們非常不希望見到的，亦並非一個負責任政府應該做的事。

我們也要求政府設立假期補償制度。特別是，在轉換合約時，絕大多數員工皆會選擇在同一個地點上班。

涉及年資的權益有很多，而員工能直接受惠的權益便是年假安排。

例如，他很喜歡將"撥備"說為"開支"，又指會出現解僱潮，一直恫嚇市民。

我們認為，這次取消對沖的方案雖然稱不上是完美——我必須強調是不完美的——但勞工界仍可以接受。當然，如果政府可以做得更多，我們是歡迎的。

我很希望局長能夠盡快完成相關法例條文的草擬，爭取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在2019年內——提交立法會首讀，然後進行相關的二讀程序。我相信有關立法建議在議事堂內會獲得足夠票數通過，也相信不會有議員不合理地"拉布"作出阻撓。

我希望局長能夠"開大火"，以便更快烹調好菜餚。對於此事，政府真的不容再拖，而商界亦不應阻撓。在取消強積金的對沖安排後，仍然有很多問題尚待處理，繼續為人詬病，因為強積金始終是最重要的退休保障之一。例如，談到降低強積金收費和eMPF的推行進度等方面，在推行eMPF後，政府有否任何方法強制強積金受託人降低收費呢？

我希望局長能夠推動降低強積金收費，從而增加強積金的回報，完善其退休保障功能。在取消對沖安排後，下一步是盡快研究強積金全自由行。強積金全自由行可增加強積金選擇的彈性及市場競爭，從而降低收費和改善回報。最後一點更重要。

我們認為，公共年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皆是好的計劃，但兩者皆不能取代權利式的、沒有資產審查的退休保障制度。

在第三個環節中，我會提述職業安全健康的問題。對於職安健的問題，施政報告也有着墨，包括加強工傷僱員的復康服務、加強個案支援服務、推行新的病假跟進及篩選程序，以及加強執行《僱員補償條例》等。我們特別歡迎個案支援服務，因為能夠解決有爭議的工傷個案，但我們認為仍然不足，因為是治標不治本的。

雖然現行《條例》為僱員提供保障，但在落實的過程中卻受到諸多限制。

關於勞工處的角色，即使我知道勞工處的主任很努力工作，但僱主有時候認為他們是"無牙老虎"，不會感到害怕，最後需透過法律程序，在法庭上進行仲裁。僱員需經歷沉重的程序、承擔沉重的財務壓力和沉重的身心煎熬。

特別是，在責任問題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中有關一般責任的條文現時存在很大漏洞，因為控方須證明僱主刻意疏忽，僱主才有可能遭判處監禁。

在工傷方面，我們希望把工傷復康元素納入《條例》，並改善現行只獲發五分之四工資及最高300元醫療費的安排。

如果工友可以在這段時間及早接受相關治療，包括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這對他們康復的機會有莫大幫助。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也是勞工界多年來的訴求。

此外，政府亦需要檢討僱主在僱員罹患職業病時的責任，我剛才已討論這點。

醫學界早已證明，長時間站立與下肢靜脈曲張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現時的指引只屬鼓勵性質，沒有要求僱主嚴格遵守。

我們希望將這些疾病納入職業病範圍內。此外，有關指引亦未有涵蓋部分需要長時間站立的工種，例如廚師、酒樓知客、理貨員、地勤人員和教師等。我們建議法例訂明如僱主沒有提供有效措施而導致工友出現下肢勞損，勞工處可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檢控僱主，令僱主須承擔後果和責任。

更重要的是，政府建議的計劃是集經濟、就業和居住於一身的綜合發展區，可以提供34萬個長期就業職位。我相信，對於香港的產業及就業多元化，以及對於"打工仔"而言，均會帶來很大幫助。

正如劉德華所說般，香港如何才能看到希望呢？

主席，我想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在醫療方面提出數點意見，特別是藉此機會，向局長提出中醫服務方面的意見。首先，是關於本港的中醫服務的發展。本年度的施政府報告提出，特區政府將會確立中醫藥在本港醫療發展的地位。當我聽到這句話，感到非常高興，政府終於確立它在公營醫療中的地位。但是，看清楚一點，原來只是確立它在本港醫療發展的地位，而並非公營醫療的地位。我們想深一層，其實"中醫藥"一向都在醫療系統中，為何還要在施政報告中再次確立它在香港醫療體系中的地位？多年來，中醫藥界一直爭取的，就是他們在公營醫療中的地位。今次的施政報告，卻利用這些含糊的字眼。

後來我對業界說，其實業界看完施政報告，最初一刻感到高興，然後回歸平靜，再想深一層，其實沒有進步。當然，我不知道政府往後會否還有後着，然而，我們希望藉此機會對政府說清楚，現時我們的醫療系統最需要的是人手，而有見及我們的醫療系統爆滿，很多病症也是中醫藥能夠協助治理的。根據食物及衞生局的數字，2016年共有9,900名中醫師在香港註冊，當中包括7,262名註冊中醫及2,647名表列中醫，當中絕大部分都在私營界別執業。

換言之，如果我們將有關比例提高，其實已經可以紓緩整個醫療系統輪候情況的壓力。現時有一大群醫學專才卻未被啟發、未被利用。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表示，將會資助某些中醫藥服務，包括向中醫門診及住院服務提供資助。其實，向門診服務提供進一步資助當然是好事。但是，我們始終未看到中醫在公營醫療系統中的角色定位。

施政報告亦提出，會在2019-2020學年為小五女學生開始接種第一劑子宮頸癌疫苗，到她們小六時便會接種第二劑。

因為子宮頸癌是多種癌症中，已經有疫苗可以預防的，而且接種後受感染或將來患子宮頸癌的機會均會大減。

所以，民建聯建議政府優化子宮頸癌疫苗的注射計劃。

然後，3年後才開始只為小五女學童注射，以後便可封頂，因為全部在學學生都已經接種了這疫苗，不致因為她們升讀小六便失去接種機會。否則，如大部分家長要在校外接種，而基於疫苗短缺，或需要金錢資助，接種第一劑後可能沒有貨，第二劑便較難處理。

第三個項目，我想對局長說的是醫護人員的短缺及工作情況。其實，我們認為公營醫療裏的工作人員絕大部分很積極。不少醫護人員向我們表示，目前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賞懶罰勤"。

這並非好事，因為這會迫使一些有表現的醫護人員轉工，例如轉投私營醫療系統，而留下來的員工因為有同事離職，便要分擔他原來的工作，形成惡性循環，我相信這情況是市民不願看到的。

因為只有能者受到提拔，受到賞識，薪酬增加，他們才願意留在公營醫療體系裏，而只要他們肯留下來，公營醫療的人手便不致這麼短缺。所以，這惡性循環一定要打破。我們希望政府能夠針對公營醫療體系裏，醫護人員人手不足的情況，開展一些試驗計劃，或者推行一些讚揚他們卓越表現的活動。當然，這些計劃一定要有實際，有實際便一定要破費。因此，希望局長能夠為公營醫療體系帶來更多正能量，從而讓市民享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耀眼行動"的成績這麼理想，我期望政府能夠將它擴展至其他眼科專科服務，因為現在眼科的輪候情況相當嚴峻，一般要等50多個星期；較久的更要等114個星期，即要等百多個星期。至於一些沒有這麼嚴重或不緊急的個案——其實現在緊急和非緊急是由普通科醫生決定的——醫生會問："你眼睛不舒服？

所以，我希望政府擴展公私營眼科服務，將"耀眼行動"擴展到其他專科服務。

所以，我們目前的目標，就是盡量幫助公營醫療系統的醫護人員減壓，令市民可以得到外來的服務。另一個範疇就是，精神專科服務。

我希望政府考慮公私營合作的精神科服務。

另一項是關於長者福利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65歲的長者可以2元乘車，他們可能已經退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卻要面對入息審查。

所以，希望局長可以考慮我的建議。此外，今天兼任政務司司長的黃錦星局長在席，我也想談垃圾收集及徵費問題。

主要原因是他住在鄉郊，近數年，很多人搬往鄉郊居住，但我們的垃圾收集系統未臻完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我知道有關部門正在做很多工夫，包括智能收集垃圾或具壓縮功能的垃圾桶。我與何俊賢議員早前召開了一個記者會，就較少人使用的智能垃圾桶經常出現故障的問題，以致我這個工程出身的"工程仔"也有一點"手癢"，不如我們替局長想辦法，看看如何改善垃圾收集系統，希望稍後我會有一些好建議供政府考慮。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仍未有信心支持此建議。

我最擔心的是，我們的回收系統或運作方法根本未完善，大家未養成這種習慣，政府便說要徵費。

我亦希望政府在推展這些工作時，先做好前期的工作。我們並非要反對所有政府推展的工作，而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希望我們的垃圾收集系統及回收系統要確實運作暢順，並要進行監察，才可推行，否則垃圾圍城絕對有可能出現。

我歡迎政府繼續完善和加強保障女性僱員權益，包括繼續檢視香港法定產假的安排，並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逐步增加法定產假及侍產假的日數。這亦是我與敝黨一直爭取的方向。對於政府打算承擔額外4周產假的部分薪金開支，我認為可以為商界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支持增加法定產假的安排。不過，政府需要與僱主商討實行的細節，以及顧及有關安排對商界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商界現時要面對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將來亦要面對自願醫療保險和增加法定產假、侍產假等額外開支。中小企是否有能力承擔呢？

主席，新一份施政報告有很多加強幼兒照顧及發展的新措施，包括優化目前幼兒中心合資格人手比例、為15萬名學前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以及為3至6歲幼兒提供課餘託管服務等。

上月底，我與香港保護兒童會的代表會面，就施政報告中有關兒童政策及措施交流意見。我們認為，政府需要加強0至3歲幼兒的照顧、教育及訓練。事實上，幼兒在0至3歲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這階段的教育和照顧會影響到幼兒大腦的成長和發育，如果在成長過程中缺乏適當的教育，更有可能影響幼兒的語言發展。所以，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視現行的政策方針。雖然香港照顧幼兒的政策涵蓋0至6歲，但自從政府在2016年頒布"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後，其焦點好像落在3至6歲幼兒的教育及照顧服務，進一步拉闊了0至3歲與3至6歲服務在資源分配及資助上的差距。現時全港只有12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大概740個日託嬰兒園名類，即差不多每77名嬰兒才有1個名額。有6個地區，包括南區、離島、觀塘、黃大仙、西貢、大埔都沒有日託嬰兒中心。很多家長說要輪候20多個月，即嬰兒到了一歲多兩歲才獲得名額。這不是一件好事，亦證明了幼兒中心服務求過於供是不爭的事實，政府有責任改善現時嚴重失衡的供求情況。我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加強社區託兒服務，為雙職父母提供更多支援。主席，雖然施政報告提及會調整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但勞工及福利局建議的方案，把零至兩歲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調整至1：6，工作人員與幼兒的比例仍然落後於其他國家。雖然我聽到局長在不同場合都指出，本港不可以直接與其他國家比較，但我始終覺得可以把標準定得高一點，香港人值得享有更好的服務。我希望當局不單增加人手，也加強推動幼兒服務正規化和專業化，改善幼兒工作人員的薪酬福利及待遇和加強幼兒工作人員的培訓等數個方面。談過兒童的問題，就想談談安老服務。香港人口持續老齡化，對於安老服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不單兒童要輪候——剛才指出了幼兒園的輪候情況——其實香港的小朋友由出生、入讀幼兒園、幼稚園、小學、大學全都要輪候，到輪候長者院舍時亦大排長龍。很多議員今天也說，輪候院舍的可能等到離世那天也未有宿位。院舍服務同樣求過於供，相比幼兒中心的服務更為嚴重。現時很多長者都要在家中照顧另一名長者或配偶，對他們的身心造成非常大的壓力，加上政府對照顧者的社區支援不太足夠，所以，新民黨曾建議政府撥款設立"居家安老基金"，資助地區志願團體及社會企業拓展私營社區安老網絡。雖然建議在今次施政報告中未有被採納，但我希望政府再三考慮，用更闊的視野及思維，研究落實我們的建議，為居家安老提供更全面的支援，讓長者可以真正安享晚年。談到民生，不得不提街市的問題。

領展旗下有一些被轉售的商場及街市，例如新田圍街市、新翠邨街市。先談談前者，現時新田圍街市的空置率接近100%，商戶被趕走之後，整個街市的未來是未知數。新翠邨之前亦有街市，但商戶被迫遷之後，現時已變成一間連鎖食肆，再沒有街市了。

政府說他們可以到鄰近的隆亨邨購物，但我不相信這是政府的大原則。

現時規劃署說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應否興建新街市，考慮因素包括公共資源、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鄰近有否公營或私營街市設施等。在訂立了此套《規劃標準與準則》後，政府有跟從，但一些私營街市營運商卻沒有跟從，這樣怎麼辦呢？究竟應跟從哪一套？

究竟誰執行《規劃標準與準則》呢？

有關地契問題、地政和規劃署的準則，我很希望政府再檢討如何可以嚴格執行，包括如何要求私營街市營運商遵循這套準則。剛才提到很多大圍的問題，當然我們希望政府實施"一地多用"政策，興建更多政府大樓，或前稱綜合市政大樓，但現在的政府大樓中並沒有街市。

當然今年施政報告亦有落實一些街市的政策，提到會在天水圍和東涌增建公眾街市，我歡迎政府興建更多新街市，亦希望政府盡快落實這兩個街市的選址。同時，在將軍澳和古洞北地區，亦希望政府盡快物色興建公眾街市的地方，並在過程中多諮詢區議會、地區組織和居民意見，盡快落實選址。我們看到在將軍澳不是只興建一個街市便足夠，因為將軍澳非常大，由新都城到日出康城也要十多二十分鐘的車程，所以一個街市並不足夠。希望政府在落實興建一個街市後，再檢視整盤規劃，決定將軍澳應該要有多少街市，而不是只興建一個街市便算。主席，房屋和交通是市民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兩大問題，我當然支持政府將公私營房屋比例由現時的6：4調整至7：3的標準，繼續興建更多公營房屋讓有需要的住戶能盡快"上樓"。

其實不少擁有私人物業的業主都會回答：不是。主席，近年我收到很多市民投訴，指他們辛苦儲錢買樓，結果收樓後惡夢便開始。因為現時不少新樓的建築質素非常差劣，住了三五年的新樓已經問題百出，包括外牆爆裂、單位內外喉管漏水、窗邊滲水、鋁窗鏽蝕等嚴重問題，剛入伙亦要面對不絕的補漏工程。為何找不到滲水源頭？

所以希望政府運用新思維，運用科技提升有關部門的工作成效。當然，剛才提及的滲水問題對不少業主造成極大的困擾，很多小業主也希望我可以向局長反映他們的苦況，希望政府正視私人樓宇的質素下降問題，還他們一個公道。提及樓宇，大家都很關注升降機安全的問題。近年升降機意外頻生，機電工程署公布，今年上半年已有5宗升降機意外，去年全年則有8宗。現時全港大概有6萬多部升降機，當中八成未達安全標準，有3萬部升降機機齡超過20年，是老年升降機。我們亦看到，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有一項政策推動優化升降機，參考現時"樓宇更新大行動2.0"以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動用25億元推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我們表示十分支持。希望政府盡快公布計劃詳情，並希望即使在今年施政報告公布前尚未完工或已招標的工程，也可以納入在今次的計劃當中。

現在政府要改善民生，不過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實在不高，為何呢？我欣賞一場張學友的演唱會，尾場門票由原價980元被炒至接近10,000元一張。就有關如何改善民生方面，我希望政府從一些細微、根本之處着手，令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可以提高。

我亦留意到英國政府已經將一些利用自動程式的搶票行為列為違法，我希望特區政府也可以研究這個做法。

主席，我謹此陳辭。

坦白說，香港的經濟奇跡的確由英國留下的制度帶來。香港社會整體效率高，固然是因為當年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時期，英國為香港創造了一定程度的文明和經濟奇蹟，但正所謂"敗也蕭何"，這也是香港民生問題的癥結所在。

但是，在回歸後，當香港人自己成為這個地方的父母官時，是否仍應繼續以這套方式管理香港呢？

數十年前，我們的父母可能是為了逃避戰亂或其他原因來到香港，他們可能總有一天會落葉歸根，有一種要重返故鄉，光宗耀祖的心態。但是，在現今的世代，大家已經在香港定居，這也是香港人對香港政府有不同訴求的最核心原因。

我相信這是最主要的原則問題。

勞工處過去的說法是，對於市民生育子女的意欲，政府的目標是不讓其下降，亦即避免因政府的措施而降低市民生育子女的意欲，這是最主要的指導方針。

但是，香港偏偏不實行這一套，我估計這是因為沿襲了殖民地時代的政府指導原則。

我當然不是要完全否定政府的努力，在這方面也確實逐漸有緩慢的改善。

但是，如果最主要的基本指導原則不變，如何能作出更大的變動？

我實在想不通，不過我知道政府會有不同解釋，辯稱這是一貫政策。但是，作為鼓勵市民生育的政府，應否作出原則性的改變呢？

這當然是需要顧慮的一點，但政府若想全面普及，便要解決這原則性問題。

還有一些不僅關乎金錢的問題，例如對於婦女在生育後重投職場，我們希望可設立一段產後保障期。

若真的是以本港為家，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的政府，是否應該這樣處理？

單一街市在整個社區中具壟斷地位，可以如何解決這問題呢？

局長，我前兩天出席區議會會議後，曾經前往觀塘牛頭角的宜安街街市。

我們明白舊街市的冷清可能有不同成因，該處的商戶確實不太善於營商，但問題是市民確實需要有關服務，試問誰不需要改衣和配製鎖匙服務？

這些都是小本經營者，每個月繳交1,000多元租金在此做生意，為市民解決生活所需，是符合市場原則的小本經營者。

如能這樣想，很多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我們在兩個月前曾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有多達30%受訪者認為這是基層人士及年青人發展及創業的機會，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應重發小販牌照。

前兩天，我們終於能安排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的前線同事與兩局三署的官員會面，老實說，我也不知道食物及衞生局為何在這事情上相對被動，任由發展局主導一切。不過，食環署前線人員確實有心協助市民改善現今常見的家居問題，但卻有很多操作上的問題需要向局方反映，而又沒有得到正面回覆。

正如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終於提出一項突破瓶頸的政策，一反它沿襲殖民地管理模式的作風，那就是"明日大嶼"這個大型投資項目。

代理主席曾是九龍西選區的直選議員，諒必知道上海街以西的土地其實全是填海得來，所以我其實是在填海區出生的。只要遇上經濟瓶頸，當日的殖民地政府會切實採取解決方法以作處理。

代理主席，我首先會談談公務員學院。施政報告第24和25段提及公務員學院，本來這與勞福無關，但大家也知道，原來公務員學院的選址，是一間為殘疾人士提供中學畢業後職業訓練和學習的學校，這學校因此需要遷出，讓出土地興建公務員學院，這件事在宣布施政報告當天曝光。

我想代理主席也知道，職訓局不是一間NGO，只是政府轄下一個學術機構，而且亦不是由社署資助，而是一直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對我來說，局長好像在玩語言"偽術"——虛偽的"偽"，說學校會重置，實質上卻是關閉學校。

局長說學校會搬至較原址更近市中心的地方，但又未有進一步資料。這件事已擾攘大約1個月，大家也十分關注。

不知道。現時政府無法相告，因為沒有辦法虛構一些資料來告訴你，因為這些資料現在根本不存在，所以無法相告。

還是視他們為次等，任由政府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可以接受嗎？連基本的尊重也沒有。然後，他說公務員需要一間學院，請殘疾人士的學院讓路。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為了設立公務員學院需要成立諮詢委員會，它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為了建設公務員學院作好準備。

我們且看看在本月12日的福利事務委員會上，羅致光局長如何向我們進一步或退一步交代事件吧。

可是，代理主席，我卻未看到她有把這種決心放在解決基層市民的基本民生需要上。

老人院和殘疾人士院舍，就是香港人的最後歸宿，說得難聽一點，任何一家人或我們當中的任何人，也可能會面對這個終極歸宿。

現時的上門照顧服務需要輪候嗎？日間護理中心需要輪候嗎？

全是要以年計的，最快也要以月計。

政府不斷填海，不斷賺錢，把1萬億元傾入大海中可能會賺回兩萬億元，很容易計算的。當年，便是那群經濟學學者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當年，便是他們贊成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以致今天特區政府要拿出300億元"補鑊"。

代理主席，政府一定會盡量做——張建宗最喜歡說"盡做"、"盡量"、"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到位"、"所有紀律部隊全部專業果斷"。

最近宏光護老院有10名外勞站出來投訴，這10名外勞真的非常勇敢，我實在敬佩他們，恐怕他們往後也不用回來了。

最近，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數間大學的學者在國際期刊發表他們對津助院舍進行的研究調查，究竟有多少長者被約束，結果是七成，代理主席，是七成，有七成住在院舍的長者——現在指的是津助院舍——受到不同程度的約束。

港珠澳大橋打破了很多世界紀錄，是多麼的偉大；廣深港高速鐵路、機場第三條跑道、未來的人工島全都是破紀錄的偉大工程，而本港最弱勢的老弱傷殘要輪候一些基本服務亦打破了世界紀錄，我從未見過輪候一項公共服務要10多年時間。

我們唯有繼續展望"明日大嶼"，希望在1,700公頃的人工島取回一兩公頃土地予本港的老弱傷殘，讓他們在那裏繼續展亮，繼續被約束，繼續以1：60的人手照顧他們。
代理主席，第三個辯論環節的主題是"改善民生"。代理主席，我認為如果要改善民生，政策必須具備數個要點，包括：愛、責任、視野和適時性。因為看到特區政府普遍給人的感覺是反應過慢。我不是針對現屆政府，這是歷屆政府的通病：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是個談了20多年的情況。這番批評絕不是無的放矢，在房屋供應、土地供應、樓價、租金、人才培訓、創新科技、環保等範疇，坦白說，我們在國際上全部都是落後多於領先。因此，如果要改善民生的話，政府真的要發揮領頭羊的作用。我們的政府一向奉行"大市場、小政府"，但如果事事要靠市場的話，即等同望天打卦。眾所周知，市場的靈魂是謀利，而不是為社會解決問題。

我相信這份施政報告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雖然不免要社會付出成本，但事實上在解決一個長遠的問題，也比較有視野，因為着眼的是20年後的事，所以我們認為值得支持。話說回來，我想談談電子煙的問題。

一些零售商已簽下租約、另一些購入了大量貨品，你現時要進行規管，其實面對很大困難。我不知道局方是否像我們打籃球般，故意fake這個假動作，去fake反對派。當你現時提出有限度管制，反對派便反駁你，反建議實行全禁！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你做得很好，因為已達到了目的，鎖死了他們。

但我作為提出此事的議員，認為時間才是最重要的考量，這正是我說的"適時性"。

事實上，大家都看到控煙工作在過去30年是有成果的，整體煙民數字逐步下降，任何新產品都只會引來一群新的煙民，這是必需要說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局方不要再帶我們"坐過山車"，又說"全禁"、又說"有限度規管"，現時又再說"全禁"。我希望未來要加快立法，不要再拖，再拖的話，阻力必然更大。希望你盡快完成這項全禁電子煙的立法工作。此外，第二點我想談的是福利可攜性。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提到，"福建計劃"和"廣東計劃"目前只容許長者跨境支取"生果金"。其實在2013年開始落實長者生活津貼時，我們工聯會已經提出要盡快把長生津納入"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今次的施政報告正提出類似建議，問題是何時實施。因為制度已有，長者也決定好了，不會因為加入了長生津而回鄉，反而是你如何使在內地的香港長者能盡快取得長生津。其實大家都明白，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生活指數在上升。

希望局方能加緊進行、加快處理，盡快落實。此外，不能不提剛才已有很多同事提及的：安老服務不單談金額，也談服務。政府院舍興建緩慢，人所共知，也是"神仙難變"，所以要覓地、覓地、覓地，其實要回答任何問題都必須覓地。坦白說，我明白你不是魔術師，不能立即解決困難，但問題是明知這些安老院舍的服務、床位不足時，其他補救措施是否應該大力推行呢？剛才很多同事談過居家安老。居家安老的工作做了多少呢？有否鋪排好如何面對越來越多的長者呢？很希望政府能拿出這種視野。說到底，其實改善民生需要處理很多很多問題，很多很多訴求，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的工作正是要面對這些訴求，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我再一次強調，希望特區政府真正能夠讓市民大眾看到它的魄力，看到它對社會的愛、責任，具備視野和適時性這幾個要點，使我們的城市真正成為一個宜居城市。代理主席，在下一個環節我會就宜居城市，多談房屋和其他與生活相關的內容。

當然，我們明白任何先導計劃在起步時均困難重重，但我們寄望這個透過獎券基金撥款5億元、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能為全港760間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約15萬名學童及家人提供社工服務。

事實上，我們在擬訂保護弱勢社群政策時，便應當思考該如何保護弱勢社群及未能為自己發聲的人士，守護他們的權益。

兩年前，即2016年，"康橋之家事件"被揭發，當時我們曾在此追問前局長，據他表示，全港有300多間殘疾人士院舍，大部分也是憑藉豁免證明書經營。當時前局長字字鏗鏘，指3年內政府會推動全面發牌。

就無法為自己發聲方面，我曾翻閱各個章節，幸好改善民生的章節屬於陳肇始局長的職權範圍，我便可以談談動物權益的事宜。事實上，我們感到欣慰，因為動物權益在近兩年慢慢在這個會議廳內起步。

我聽聞這個消息後到了現場，當我看看洞口，真奇怪，果然看到一隻貓從洞口望向我，牠大概知道"貓議員"來了，所以才現身求救。

因此，局長，在接下來的日子，還有許多與動物有關的議題值得探討。

原因在於，現時至少有22個警區已設立動物案件調查專隊。

我們已在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討論，稍後亦會召開特別會議。然而，我倒想問一個問題：為何施政報告會展示如此差勁的畫面，即為了興建公務員學院而趕絕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的殘疾人士使用者？局長雖多番強調是重置服務，但重置服務是否等於要"殺服務"呢？事實上，該中心提供的300個服務名額將何去何從呢？

我記得在施政報告發表後的一兩天，便已接獲該中心一些教職員的求助，他們十分擔憂，但並非擔憂自己的職位不保，而是擔心整個觀塘區內的殘疾人士，是否須在重置服務後跨區上課，因為他們關注弱勢社群已有多年。

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豈可嘴裏說要關心弱勢人士，但他們卻連表達和反映意見的機會也沒有？

我們期望政府明確告訴大家，究竟是否重置便等於要"殺校"？

我很關注罕見疾病的問題，亦曾接獲不少罕見疾病患者的求助。

我們現時須應付的，是好幾位，甚至是好幾百位不同病友所面對的情況。

還是我們實在需要有務實的政策？我也明白，當中會涉及商業運作，但藥廠能否在香港分擔一個角色呢？這其實也取決於政府採用甚麼政策，讓民間清晰知道香港政府是重視這群病友的。十分難得的是，SMA的例子能讓他們看到曙光。

民間其實有不少團體建議政府採取一些方法，例如一種叫做"心房顫動"的測試，這是其中一種用以測試患癌、預防癌症或預防中風的方法。

我之所以感受良多，是因為我曾親自與該名母親接觸，後來我看到傳媒報道，並選用了一個很好的標題，就是"被困的天使"。

主席，我會在其他環節就不同議題發言。

全港人口最多的沙田區差不多有68萬的居民，但該區只有兩間夜間普通科診所在星期一至五提供服務，服務實在供不應求。可是，今次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及這方面，我希望政府能增加各區的夜診服務。

由於醫護人手不足，本港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

我希望局長能特別關注現時醫生的"逃亡潮"。

現時，全球已有34個國家及地區提供全民乳癌篩查，但香港至今仍未做到。

因此，政府應該多加呼籲婦女注意身體健康及加強公眾教育工作，提醒40歲以上的女士必須定期進行婦科檢查，這點確實非常重要，希望局長會再加大這方面工作的力度。對於今次施政報告提出免費為本港小五及小六女生進行子宮頸癌疫苗注射的計劃，我們十分高興，並表示歡迎，因為這是我們多年來所爭取的。

鑒於其他國家或城市是實施一次性的注射計劃，因此我希望政府也可考慮一次性的免費為全港所有中學及大學女生注射子宮頸癌疫苗，給予她們全面保障。

此外，希望政府亦會考慮在日後為適齡女士進行免費子宮頸癌檢查服務，藉以為女士提供進一步服務。關於生育方面，我經常提及希望政府會制訂更多鼓勵生育的政策，因為香港的女士傾向遲婚及遲生育。

除此之外，我也想談談罕見疾病的問題。

何時可以降低關愛基金的申請門檻？我們仍在等候政府的好消息。

除了鼠患外，我也十分關注街市的問題。

大圍街市即將安裝冷氣系統，但西貢市中心街市又如何？

在保護瀕危動物方面，政府終於在今年落實立法禁止象牙買賣。展望將來，我希望政府能關注其他瀕危物種被製成中藥作銷售用途的問題，例如我們所知的穿山甲鱗片、熊膽和象牙等仍被當作中藥在港出售，供市民購買，但這些生物現時亦瀕臨絕種。

地區存在反對的聲音，因此我希望無論是實施廢物徵費和推動"四電一腦"，局長須先確保市民真的有信心局方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然後才向本會提交有關法案。

除塑膠廢物外，我已多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及有關微膠粒的問題。全球許多地方已立法禁售含微膠粒的產品，但香港何時才會立法規管？

在推動使用電動車方面，我們爭拗了很長時間，當其他城市正在增設電動車快速充電器及鼓勵人們使用電動車之際，香港卻似乎背道而馳。我認為，局長應向市民交代當局就此方面的整體政策為何？另一方面，我們知道有很多食物被白白浪費，因此早前曾建議本港制定食物捐贈法，令捐贈者不必擔心有人在進食其所捐贈的食物後發生任何問題時，須負上法律責任。

主席，我在致謝議案的首個辯論環節，談了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現時在第三個環節，我想談談關乎香港10多萬間中小微企生死的大事，便是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安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所謂終極方案，這個方案將政府的資助年期由原來的12年延長至25年，資助金額由原本的172億元增加至293億元。表面上，特區政府對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作出較大程度的承諾。作為受到取消強積金對沖最大衝擊的中小微企，應該體諒政府的苦心接受方案。不過，作為中小微企的代表，我想在此跟特首和局長說一句話，不好意思，中小微企啃不下。我先在此強調一點，業界對於取消強積金跟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對沖是支持的，我們也理解，但問題是我們對於政府提出的所謂終極方案，有強烈的擔憂。

首先，在目前容許僱主利用5%的強積金供款全數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情況下，仍然有三分之二的僱主需要額外提供資金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差額。

不過，政府資助額在3年後會不斷遞減，政府的承擔越來越輕，但企業的承擔則越來越重。在政府資助期25年完結之後，假設一間只有4名僱員的中小微企，如果它的僱員入職年期較長，其中一名僱員退休，這名僱員的長期服務金已經達到上限的39萬元，扣除專項儲蓄戶口內所有金錢後，僱主還要額外支付高達10萬元以上的差額。

這些突如其來的或有負債，並非中小微企所能負擔。

根據過往3年的數據，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對沖總額分別大概30億元、33億5,000萬元及38億5,000萬元，在正常情況下，相信1%的供款加上"大基金池"的投資收益，足夠應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對沖問題。這方案既可以做到不損害勞方的任何權益，亦可以消除中小微企對突然支付的巨額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和擔憂，甚至政府對"大基金池"的注資金額的承擔亦會更輕，本身就是勞方、資方及政府的三贏安排。當然，局長早前以"大基金池"方案可能會出現濫用的道德風險，拒絕有關建議。不過我想指出，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及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均就"大基金池"方案建議引入防範機制，例如僱主只能向"大基金池"申領八成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給僱員，僱主需要自行負擔餘下的兩成，即僱主也要支付金錢。僱主在遣散有關員工後，短期內不可再次聘請有關職位，這樣可以堵塞濫用"大基金池"的漏洞，消除有關道德風險。特首早前曾說，現時特區政府提出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是終極方案，不會再妥協，不會再延遲，我希望林太可以考慮清楚，回心轉意。我十分理解特首和局長希望可以在本屆政府任期內通過有關方案，解決困擾多年的強積金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問題，不過業界提出的憂慮並非刻意阻撓或拖延政府，今次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關乎全香港中小微企的生死存亡，所以希望局方可以關注我們的憂慮。其實，現時中小微企的各大商會包括行業商會和中小企商會，均十分支持"大基金池"方案。其他大商會亦對"大基金池"沒有太大的反對聲音，而我亦聽不到他們有反對的聲音。如果特首和局長採納我們的意見，改為用"大基金池"方案，比當局堅持的所謂終極方案，大家會開心很多，也不會花很多時間討論，可以在本屆政府任期內順利完成立法工作。

最後，我衷心希望特首和局長理解中小微企的擔憂，考慮中小微企的承擔能力，千萬不要一意孤行，強推終極方案，迫使中小微企就範。我謹此陳辭，支持致謝議案，反對對沖方案。

在醫療衞生方面，我們在未來1年會繼續在6個主要的政策範疇聚焦工作和投放資源，包括全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加強疾病防控；積極發展中醫藥；強化醫療服務；確保醫療系統能夠可持續發展；以及不斷完善公共衞生規管。多位議員很關心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及其在香港的發展，並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基層醫療是整個醫療系統的第一層。我們需要於社區內提供全面和協調各界的基層醫療服務，從而希望提升公眾健康的水平，扭轉目前以治療為主的醫療服務，減少不必要地使用醫院服務。我們已敲定首個位於葵青區試點的選址，大約會於2019年第三季投入服務。在葵青區之後，我們計劃於觀塘及東區的政府物業設立康健中心，並希望盡快擴展至全港18區。地區康健中心整體由政府出資，透過公私營合作提供以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服務。有議員問及中心有否實質的服務，這當然是會有的，希望服務能對於市民預防的意識和自我管理健康的能力有所提升。中心的服務專注於第一、第二和第三層預防，包括健康推廣、健康評估、慢性病的管理和社區復康服務。地區康健中心將會是一個樞紐。剛才李國麟議員亦提醒大家，地區康健中心不會提供診症服務，亦不會有醫生駐診，這正是我們的構思。

至於時間表，我們希望在開設第一個中心之後，盡快評估整體情況，目前亦正在其他17個地區覓尋地方，務求盡早在全港各區成立地區康健中心。

自今年年中提出立法規管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產品的建議以來，我們聽到醫學界、教育界、家長及不少市民擔心，如果只作規管，容許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產品有限度在市面出售，將不足以保障市民健康，特別會對兒童及青少年帶來十分負面的影響。經權衡規管或全面禁止這類產品的利弊後，我們決定以保障市民健康為首要考慮，確保多年來控煙工作的成果不會毀於一旦。多謝多位議員包括葉建源議員和陳沛然議員等支持我們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當然亦聽到其他議員的意見，會全力做好控煙工作。對於非傳染病防控及癌症策略，大家都關心。我們將積極透過倡導健康飲食、體能活動、減少酒精和吸煙禍害，以及鞏固醫療系統等措施來達致《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的各項指標。我們也參考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和國際間的做法，將於明年落實制訂癌症策略，以定下適用於2020年至2025年期間相關預防及治理的策略性方向。為預防子宮頸癌，我們將於2019-2020學年開始為特定年齡組群女學童提供免費子宮頸癌疫苗接種。

剛才陳沛然議員亦提到，篩查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疾病或癌症，因為篩查亦有其風險，我們需要以實證為本，並會一直留意國際間的科學數據，科學委員會也一直監察哪些疾病需要盡早進行篩查。

李國麟議員關心精神科的護士人手問題，我們亦會一直加強。就中醫藥的發展和定位，我們在過去一年做了大量工作。除了食物及衞生局轄下成立專責發展中醫藥的組別外，施政報告亦提出把中醫藥納入本港醫療系統，並訂立一套整全的政策，投放更多資源，資助特定的中醫藥服務，包括中醫醫院的計劃；把18間現有的中醫教研中心轉型並提升服務，增加政府資助的門診服務；以及將進一步發展醫院管理局醫院現有的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此外，政府亦已設立5億元專項基金以促進中醫藥發展，希望在明年上半年開始運作。多位議員關心我們如何強化醫療服務，包括藥物資助和支援不常見疾病患者。關於藥物資助，醫管局早前委託顧問全面檢討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現行的經濟審查機制，相關檢討已接近完成。根據檢討結果，我們建議修訂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減少須納入計算的資產，以降低病人自付的費用；亦會重新釐定經濟評估時所採取的"家庭"定義，希望可以減輕病人家庭的經濟和情緒負擔。在支援不常見病患者方面，我們也做了大量工作，不論是恩恤用藥計劃，以至當局註冊相關藥物後由關愛基金和撒瑪利亞基金資助的範圍亦一直擴闊。扶貧委員會已於今年6月的會議上通過把治療脊髓肌肉萎縮症的藥物納入關愛基金極度昂貴藥物援助項目。

至於流產胎的處理，我們充分明白父母在這方面需要妥善的安排，包括輔導，以至在火葬或土葬的過程中希望盡量做到完善，就此，我們實施多項行政措施推進目前工作。

上屆政府已預留2,000億元推行第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而現屆政府亦預留3,000億元作相關用途，用以推行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將涵蓋19個工程項目、提供9,000張病床，涉及約2,700億元。

例如，在2019-2020年度至2021-2022年度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3年期內，將每年合共增加超過150個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醫療學額，當中包括60個醫科、60個護理和30多個牙科及專職醫療學科學位，由約1,780個增至約1,930個。在公私營協作計劃方面，我們早前預留了100億元，亦會繼續推動。自願醫保計劃是其中一個減輕公營醫療系統長遠壓力的手段。

我們亦積極跟進政府於2017年公布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已邀請規管機構就醫療專業的規管及發展提交具體建議。至於環境衞生、食物安全及漁農發展方面，一直以來，我們決心提升香港的市容，會多管齊下加強環境衞生和清潔。我們已增撥資源和探討利用更多創新科技。剛才多位議員都希望我們無論在滅鼠、滅蚊或市容方面都多做點工夫，尤其是利用一些新的方法。食物環境衞生署正全面檢討現有的方法，亦作出大量改善。至於公廁方面，食環署已計劃為23間位於旅遊景點附近公廁進行翻新工程。

我們亦全力推進20億元的"街市現代化計劃"，這亦是我們一直推展中的工作。

我們現正處理差不多140多間私營骨灰安置所遞交的超過300份指明文書申請。

食物安全亦是大家關注和非常重要的範疇。

多位議員亦關心促進動物福利，我們即將就有關法例進行公眾諮詢，例如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等。

我們聽到何俊賢議員的意見，若進行填海的話，需要對漁民提供緩解措施，我們亦會留意。

此外，在2014年成立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至今已批出10個項目，涉及超過5,000萬元。對於農業政策，我們將貫徹落實新農業政策。在農業園方面，政府已審視農業園工程所收到的意見，預計於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第一期工程的撥款申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已批出7宗一般申請及資助約200位農戶購置機械化工具，涉及約8,500萬元的資助額。主席，我希望議員支持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各項醫療衞生、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等措施。我們會繼續致力與立法會和廣大市民共同努力，完善本港的醫療機制和食物安全。主席，我謹此陳辭，請各位議員支持原議案。

主席，多謝各位議員表達的意見，即使很多是批評，我們也會留心聆聽。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夠重點回應大家的一些意見和問題。

我聽到有議員認為我們忽視勞工，我亦聽到有議員認為我們向勞工傾斜，兩方面的意見我們也會聽。有兩位議員——易志明議員和姚思榮議員——提到，政府提出一連串有關勞工福利的改善措施對企業帶來壓力，亦提到這一連串在短期內會推出的措施所產生的問題。梁耀忠議員亦指我們缺乏一個時間表，我想藉此機會回應，讓大家明白這一系列推出的勞工福利措施都是有時序的。就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我們希望並預期可在2019年1月底前生效。在法定最低工資方面，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是"兩年一檢"。政府已收到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報告，會在短期內作出有關決定，目標是在2019年5月起作出有關調整。下一次的調整會在2021年5月。關於延長法定產假，我們的目標是在2019年年底前可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案。如法案能在2020年年中前通過，我們需要約兩年時間才可實行。簡單而言，最快在2022年才會實行有關產假的延長安排。至於取消強制性公積金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工作就比較複雜，草擬法例需要時間，所以如果要將有關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而能夠在2020年立法會換屆前完成有關法案審議工作的話，這個可能性是相當之低。不過，話雖如此，我亦要藉此機會希望立法會能夠支持我們在勞工處開設的一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令有關工作可以開展。就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這個議題，很多議員也有表達意見，我相信在此我不能以如此有限的時間仔細逐點回應大家。不過，我相信各位議員可以明白。例如，有人提到未來25年，企業會增加8,400億元的額外開支，但另一方面，同一群人又會說，只要大家每年供款60億元，往後也會足夠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為何企業有額外開支8,400億元，但1,500億元竟然又會足夠？我沒有時間解釋這些數學上的矛盾問題，不過，如果大家相信這些分析，我相信會很易會有偏差。沒錯，在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方面，實際上有很多不同方案，並沒有一個對僱主、僱員都是完美的方案。我們只能夠在不同方案中作取捨，找出一個我們認為是最適合，對員工和對僱主而言是最好的方案。現時政府所提出的方案，是在眾多方案中對營商環境影響最小，對僱主帶來最低負擔的一個。鍾國斌議員提到溝通相當重要，今天議事堂上的說話，他可能聽不到，這次的會議紀錄，我相信他也未必會看，為此我們已經約見自由黨，大家真的坐下來商討有關問題。

當然，我們亦非常歡迎僱主能夠對其僱員更好。現行法例規定無論法定產假、侍產假或病假，支付的薪酬是五分之四，但我亦歡迎僱主能夠給予僱員全薪。何啟明議員關心，如果有局長懷孕，她是否享有全薪產假。這是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我相信一定會與公務員的做法看齊。此外，有議員提到有關政府檢討外判服務的事宜，特別針對非技術員工的有關安排，而尹兆堅議員亦特別提到合約酬金的問題。不過，我想在此給予尹兆堅議員一個確定的信息：明年4月1日後，這個有關合約酬金的安排將會是一項規定，所以應該不會讓人有"走盞"的空間。另一個有關勞工的議題是輸入外勞的問題。張宇人議員和姚思榮議員均提到有關勞工的需求，不過幸好鍾國斌議員的發言已代我回應了如何處理這個輸入外勞的問題。大家可以問鍾國斌議員或重聽有關紀錄，便會知道政府在這方面的看法。

在社會福利問題方面，首先我想回應一點，邵家臻議員引述樂施會最近一個報告，特別提到在2003年福利開支所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我相信有時我們進行政策討論，如果用一些我們稱為恰當、合理的比較或比喻，有助於進行理性的討論。不過，他偏偏要選2003年，是香港經濟環境最差的一年，當政府收入低、本地生產總值亦低的時候，計算福利開支所佔的比例，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比較。當年的比例正正是過往——當然不是今屆——歷屆政府所擔心的問題，就是政府的收入或經濟周期有高有低，但福利開支則很難減少。當政府收入低，經濟亦低迷時，計算出來的福利開支的比例明顯便會很高。所以，我們不應該用2003年的比例來計算。

不過，理性地討論，我希望大家找一些相對可以比較的資料。不過，亦可這樣說，今屆政府檢視有關福利的開支，在廣泛的意義上，福利可以包括醫療、教育等開支；但有很多開支，今屆政府檢視時，卻看作是一些投資性的開支，例如，在醫療上的基層醫療。在福利方面的幼兒服務或一些特殊教育需要，特別是對幼兒的支援，很明顯是一些投資性質的開支，可以有助日後增加社會的生產力，減低政府的開支。所以，在這方面，在能夠做得到的情況下，我們也會大力繼續盡量去做。在兒童服務方面，很多議員提到幼兒中心不足的情況。幼兒中心不足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現在我們只有700多個供零至兩歲幼兒的幼兒中心名額，相對於每年5萬名至6萬名初生嬰兒的數字，確實是少得非常可憐。不過，我們沒有魔術棒，即時可以變出一些幼兒中心，甚至部分現有幼兒中心的選址亦不是很理想，因為地點不是十分方便。所以，我們亦會繼續努力尋找適當和更多的幼兒中心服務，為家庭提供所需的支援。除在數目上外，我們亦會在質素方面提升幼兒中心的服務。當然，亦有議員提到有關幼兒中心的收費比較高，這情況大家亦知悉。基於時間關係，我只可以提出兩點：第一，現時我們設有一個幫助基層家庭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最高是可以學費全免，政府代其支付有關的額外費用，當然亦有不同比例的支援。這次施政報告也提到，我們會提高幼兒中心服務的資助水平，以紓緩家長的經濟負擔，所以這部分增加的資助水平，亦會有助中收入或中產家庭。其次，施政報告亦提到，我們會增加社區保姆所得到的服務獎勵金，希望可以加強和增加社區保姆的服務，而且我們亦會加強對社區保姆的訓練。施政報告也提到，我們會研究有關幼稚園學生放學後課餘託管的問題。

鄺俊宇議員關心明年2月開展的"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這個計劃會分3個階段，為700多間的資助院舍提供有關的社工服務，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一名社工最多服務兩間幼稚園。李國麟議員提到有關院舍服務的條例應進行檢討，事實上，我們已正在進行工作，希望明年年中左右完成有關的檢討。不過，我想更正一項資料，便是買位院舍的入住率不是偏低，2016-2017年度的數字是97%。就其他有關安老院宿位不足的問題，我亦只能說，我們沒有魔術棒。對於鄺俊宇議員提到，民主黨建議10年興建100間院舍，我們會努力嘗試，不過如果好像楊岳橋議員說，每年要有6,000多個宿位，並且連續做6年，我們是做不到的。代理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議案。
第三個辯論環節結束。現在進入第四個辯論環節。辯論主題是"宜居城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了第二份施政報告，破天荒地提出"明日大嶼"這項填海計劃。除了提供逾千公頃土地供超過百萬人居住外，新增的土地也會用作香港新的交通樞紐，把大嶼山、屯門、港島連接起來，打造成為嶄新的商業核心中心。我認為這個建議創新、大膽、而且高瞻遠矚。如無意外，"明日大嶼"將會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發展項目，涉及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經濟命脈，可以把香港發展推上新的高峰。無可否認，香港的房屋土地問題，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多年以來，香港的土地發展速度緩慢，已經遠遠追不上整體發展需要。因為不論經濟發展、住屋、交通、社福安老，以至文娛康樂等，都需要大量新增土地支持。現時香港樓價高企，公屋輪候時間長，年輕人看不到置業安居的希望，種種問題我們都應該得到有效的解決。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計劃，我認為是一個可行方案。《香港2030+》研究指出，香港長遠欠缺最少1,200公頃的土地。按照政府的"明日大嶼"構思，將會分階段興建1,700公頃的人工島。如果可以落實的話，基本上能夠滿足市民的長遠居住需求，更可以為不同產業發展提供土地，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代理主席，事實上，在這麼多個土地供應選項中，填海是最明智的選項，因為填海可以提供大片土地作靈活規劃，既可以省卻更改用途的程序，也不涉及收地遷拆賠償等問題。參考機場第三跑道的經驗，只要有具體規劃，4年的填海加上4年的建造工程，便可以成事。政府應該趁財政有盈餘，加快推行，因為越早進行，成本一定越低。有些人擔心，如此大型的填海工程費用高達1萬億元，等同於"倒錢落海"。其實這個擔心是過多的，也太過杞人憂天，因為任何大型工程都一定是分期付款，做多少就取多少。如果以20年計算，每年取出數百億元，會否使我們的庫房清袋呢？

而且從長遠角度來看，填海賣地的收益和經濟效益，一定是遠遠會大於工程費用。一些別有用心人士，一味誇大人工島的興建費用，而不會計算將來香港得益，我認為根本是短視和危言聳聽。代理主席，自從有消息指出，政府要在大嶼山填海，反對派的態度就是"例牌"反對。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香港多年的發展，也是依靠填海。無論是繁華的商業用地、住上了過百萬人的新市鎮、香港引以為傲的新機場等，都是依靠填海造地得來的。沙田、屯門、大埔、將軍澳和東涌，都是填海出來的。

更加重要的是，香港有不少心臟地帶和重要地標，包括中環、灣仔北一帶，以至香港國際機場等，全部都是由填海造地而來。我記得，當年的"玫瑰園計劃"由於預算高達2,000億元，被抨擊為"大白象"工程，受盡千夫所指。歷史證明這項龐大的投資，已經成為香港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代理主席，新一份施政報告以"堅定前行燃點希望"作為主題。既然政府在房屋土地方面提出了重大的短中長期目標，我也希望香港真的能夠向前行，還要做到議而即決，決而即行，千萬不要拖拖拉拉。"明日大嶼"計劃勾劃出香港未來發展藍圖，如果落實，是可以做到官商民三贏，解決香港長久以來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所以，政府應盡快展開各項評估、研究和前期工作。代理主席，現時"明日大嶼"只屬初步構思階段，公眾可以從不同角度討論和提出意見，特區政府也應該用心聆聽，並提出有理有據的具體方案來回應市民的訴求，這樣才可以使這個計劃更合乎民情和更有可行性。當然，除了填海，政府亦要繼續多管齊下，務求可以在短時間內提供土地。我認為，發展閒置農地和棕地，都應該要盡快進行。現時，新界鄉紳和發展商等不同持份者皆擁有豐厚的農地儲備。據報道，單是主要發展商，已經持有近千公頃的農地，相等於3個啟德發展區用地。政府可以發揮新思維，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相關農地作不同的土地用途。談到公私營合作，有些人會立即聯想到官商勾結，所以一直也避而不談。其實，只要有公開透明的制度，發展商需要按嚴謹程序補地價、賠償和搬遷，而按照法定機制，政府可以附加條件，要求發展商提供學校、公園和醫院等配套，相信將有助釋除社會的疑慮。政府亦應該考慮釋放棕地，作為短中期的住宅供應。因為，現時不少棕地附近也是已發展地區，並且有交通、道路和排污等配套，只要有規劃的決心，就可以在短期內把生地轉為熟地。當然，我們經常也說，政府應該主動出擊，做好交通配套，令一個地方有更好的發展，而非死板地每件事物也只看數字，要計算附近有多少人前往居住，然後才進行交通配套，這個思維應該要改變了。代理主席，無可否認，土地供應是香港面臨的一大挑戰。我希望社會各界能夠集思廣益，謀劃覓地建屋的良策；政府各個部門也應以專業和中立態度研究各方案的可行性，為市民紓憂解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一年來，政府已投資多個基建工程項目，再加上新公布的"明日大嶼"計劃，社會各行各業將可從重大商機中受惠。可是，人才和勞工短缺問題困擾多個行業，為免香港的經濟發展陷入瓶頸，政府有必要妥善處理人力資源的問題，按行業需要引入外來勞動力，包括各類人才和勞工。香港現時輸入外勞的政策相當過時，建造業長期人手不足，工資持續上升，但由於工作太辛苦，難以吸引本地年青人入行，這問題亦成為樓價高企的幫兇。此外，市民的住屋需求上升，興建住宅也要大量人手。

有人指商界提出輸入外勞，是想節省成本，我其實並不同意。因為，聘請一名外地勞工，除了支付基本工資外，亦要聯絡中介、安排交通運輸和住宿，以及處理簽證和保險等雜項。面對澳門和新加坡等地的競爭，外勞的工資也不能太低。我相信不少僱主若非萬不得已，也不願大費周章申請輸入勞工。代理主席，我亦想強調，輸入勞工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與本地工人"爭飯碗"，而是為了香港整體社會發展，避免拖延工程，影響民生。相反，輸入勞工可以為香港爭取時間，加快住宅供應，紓緩樓價高企不下的壓力，同時亦可令香港把握發展機遇，加快基建，提升公共服務。所以，我認為，政府需要從宏觀層面處理勞工問題，避免未來各項基建工程青黃不接。政府應該踏出果斷的一步，在不影響行業質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行業實際需要輸入外地勞工。其實，當年香港興建新機場，也在機場人工島上採取封閉式的管理方法，大量輸入外勞。我認為，政府亦可針對政府工程、興建公屋和"明日大嶼"等項目，大刀闊斧地輸入外勞。代理主席，香港不能夠再蹉跎歲月了，既然施政報告已經表明會考慮輸入外勞，我們便應該放膽去做。我期望社會各界願意在優先保障本地勞工權益的前提下，探討如何合理地輸入外勞，使政府和勞資三方可以達致三贏局面。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本港住屋問題嚴峻，由董建華時代已開始，歷屆政府均表示非常重視房屋問題，因此每年的施政報告也一定少不了房屋這部分。

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最新的2018-2019年度至2022-2023年度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數字，每一年度的出租公屋及資助出售公屋的建屋量，均低於《長遠房屋策略》中未來10年期每年公營房屋建屋量的平均數28,000個單位，其中2022-2023年度總建屋量，更只有14,400個單位，僅及《長策》目標的一半。

代理主席，就房屋供應不足問題，我們知道興建房屋需要長時間。

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應該為目前住在一些不太理想的居住環境的市民提供一些援助，或制訂一些政策以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呢？自上屆梁振英政府開始，我們已不斷地討論一個重要問題，便是會否實行租務管制，以幫助現時住在"劏房"的市民。

身為建制派的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表示，這項計劃實在是一項出自密室的計劃，他也看不過眼，所以作出批評。因此，我認為現在最迫切的，不是討論未來填海興建人工島的問題。

我們看到政府如真的這樣做，無論是效益和建屋速度都遠較人工島計劃為佳。

我認為現在的政府不應該這樣，政府應該面對現實，多些考慮市民目前的處境，多加解決燃眉之急的問題。

政府可否加重力度，運用自己的官地，多興建臨時或過渡性房屋，以解決長時間輪候公屋的居民的需要呢？所以，代理主席，我一方面極力反對"明日大嶼"計劃，同時希望政府多着眼目前中短期的房屋需要，而不僅是着重投放這麼多資源作長遠發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在我回應施政報告有關運輸交通政策的部分之前，我想先回應林健鋒議員剛才的一些評論，我覺得他把事實說出來，是相當有勇氣及識見的。他說當年興建新機場，有些人說這是"大白象"工程，工程受到千夫所指。今天回望過去，足證新機場的興建對香港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他接着用這個例子來支持"明日大嶼"計劃。

"接着在立法局投票，亦有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及香港工會聯合會等建制派議員投下反對票，反對興建新機場。所以，我認為林健鋒議員今次說出事實是仗義執言。而當年投票支持興建新機場的，主要是我們民主派的議員，因為我們認為興建新機場對香港長遠的經濟非常重要，所以支持有關的計劃。代理主席，回歸正題，說回交通的議題，局長也正在等候我評論這議題。第一，我留意到施政報告說希望沙田至中環線盡快通車。我希望政府放下這種想法。我不是說通車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工程質素，不要急於通車而罔顧現時工程質素"水浸眼眉"的問題。大家看到沙中線的醜聞連連不絕，包括剪短鋼筋、工程不依圖則等，不斷爆出數之不盡的醜聞。現在政府應該要做的，就是查清楚整個沙中線工程質量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做好相關補救措施，徹查事件的原因及哪些人要負責。有關工程當然要繼續進行，但要確保這些問題查究得一清二楚，確保工程嚴密監督，按香港法例及施工準則進行及完成，不要急就章地令沙中線盡快通車。

第二，代理主席，我想談談政府現在提出要三隧分流的問題。首先，我們認為紅磡海底隧道及東區海底隧道的加幅過高，很多九龍東及新界東慣常使用東隧的市民，都認為加幅太不合理。其次，我們亦擔心這樣的方案最終亦會令西區海底隧道擠塞。

再者，我們認為政府就三隧分流的方案有少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不單止是那3條隧道出現交通擠塞。我過去曾多次指出，細看數據，過去10年私家車輛的增長太急速，2006年有360,000部登記車輛，到了2017年已經上升至552,000部，增幅超過50%，但市區道路的增長只有個位數字的百分比，而車輛是無窮無盡的增長。好像陳帆局長的一句名言，"年青人喜歡買車，讓軀殼及靈魂可以遊走一下"。

政府一早便應知道大埔、粉嶺、上水究竟有多少新增人口，應能預計到有多少新增車流量，多少跨境車流量。

市民大眾的經驗認為，政府的規劃是延誤多年才進行，做完規劃，由施工到完工，還有很長的時間。因此，政府提出來的數據不是不值得參考，但我們不會以那些數據作為金科玉律，不會覺得一定是百分之一百準確。最後，我記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明在她的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拿港鐵公司的股息來補貼市民的交通開支。

我不是指政府故意說謊以欺騙立法會，向我們申請撥款時便誇大事實，但事實上讓市民看出，政府預測的數字總是不斷下調。就這些情況，我們市民大眾是看在眼內的。我們希望政府不要把自己推斷的數字定為神聖不可侵犯，最有權威，不應這樣做。我也想跟黃偉綸局長談談未來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希望他着緊一點，因為坊間有些圍標集團已經蠢蠢欲動。此外，就樓宇維修等圍標問題，市區重建局需要多些資源，盼望黃局長能多給予支援。

這樣便能令整個樓宇維修業界的整體操守和素質提高，造福香港市民。最後，我想在此感謝市建局的很多前線同事，協助了不少屋苑業主，向他們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尤其在如何防範圍標方面，近年來協助了不少小業主。希望政府的多個政策部門能繼續為香港社會和市民努力。

代理主席，我想在這個辯論環節中，就發展、交通、環境和安全城市4方面發言。如果要我整體評價行政長官2018年的施政報告，我會用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對施政報告的期望來形容它，意即施政報告所提出的都是"堅定方向，敢於作為"的做法。行政長官特別在土地供應和解決房屋問題方面，下了很大的決心。局長，大家在很多不同場合上，都會辯論現時施政報告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即"明日大嶼"計劃，也就是你的一項主要工作。我重申，民建聯支持有關的填海計劃，但是，我們也認為政府需要解決現時環保和漁業發展的問題。我們希望政府將有關的影響減至最低，亦要為漁民的長遠發展和生計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和出路。如果將新界東和新界西作比較，我覺得黃偉綸局長好像特別偏愛新界西，因為新界西有"明日大嶼"計劃，日後在元朗洪水橋也有很多發展計劃。至於新界東，我覺得它好像被局長你冷落了，因為我看整份施政報告中提及新界東北未來規劃發展的內容，在扣除標點符號後，字數有多少呢？只有89個字，連90個字都沒有。而且，有關內容只提到政府會參考、審視、啟動有關的準備工作。其實，新界北的發展也是很重要的土地供應來源，局長在這方面卻似乎沒有很長遠的準備。此外，我們看到在未來1年，就新界東北發展，政府會在古洞北等地方開始進行收地工作，但是，局長早前答應當地居民會減低相關影響的承諾到哪裏去了？讓我舉一個例子，就早前很多泛民同事關心的石仔嶺安老院，政府當年承諾會無縫交接，但是，現時新的安老院舍大樓要到2023年才能落成，老人家要先搬到另一間安老院，之後再搬到另一間，仿如"孟母三遷"。

不過，有另一個問題出現。這些居民擔心在登記後，地政總署的寮屋管制辦事處會說他們這裏違規，那裏改建，結果他們還未"上樓"，房屋便被拆掉。就這一點，能否請局長在稍後回應時親口對居民解釋一下，讓他們安心？第二，局長，除了住在雞欄或豬欄改建的寮屋的居民，我上次還對局長說過，有些人住在貨櫃改裝的房子。

在發展和房屋方面，其實政府在政策上有很大的調整，那便是將現時的公私營房屋比例由6：4變成7：3。主席，我同意要讓更多香港市民能入住公共租住房屋，不過，局長也要留意，現時如果將公屋對比私人房屋的比例調得太高，可能便會出現天水圍的翻版。

例如早前的四線癱瘓，東鐵線又出現接二連三的墮軌事故，很多依靠東鐵線上班的市民都是一肚子氣。而且，大家可看到，現在港鐵發生事故好像已變成常態，連道歉也變成常態，還要是鬼鬼祟祟的樣子，即明明在平日出事，卻選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給予折扣回贈，這樣，"打工仔"基本上很難享受到有關優惠。究竟港鐵公司是有心補償做得不好的地方，抑或只是敷衍香港市民呢？如果港鐵公司是如此勢利的話，便真的很不應該。我經常說，在鐵路服務上，新界東的居民其實是次等乘客，車費昂貴不在話下，車廂又經常擠滿乘客，東鐵線更經常出現事故。而且，港鐵公司、副局長答應過我們的事，很多都沒有做到。

我在上星期問陳帆局長何時能夠落實興建北環線，局長便說要諮詢和研究。由2000年到2018年已經等了18年，如果我們還要再等諮詢和研究，那是否代表我們要再等18年呢？可能現時的"打工仔"屆時已經退休。第二，港鐵公司亦曾承諾東鐵線會安裝幕門。這是很多區議員、地區人士簽名請願下才爭取到的結果。

現時的信號系統基本上可以應付每小時20班車。政府說沙中線通車後，東鐵會由現時的12卡車縮減至9卡車。雖然說信號系統提升後可以增加車次，由現時每小時20班增至27班，聽起來好像增加了7班車，但這是否能解決現時月台擠塞的問題呢？我們簡單計算一下，1個小時20班車，每班車12卡，即是1小時有240卡。在新信號系統之下，每小時有27班車，但只有9卡車，即是使用新的信號系統並縮減車卡之後，有243卡車。243卡相比240卡只是增加了3卡車，怎可能解決得了現時月台擠迫的問題呢？再者，現在是用十分理想的情況來作計算，即是列車來到，乘客順利上車。

主席，我們今天立此存照，他們說日後信號系統可以解決問題，9卡車可以解決擠塞問題，我們便看看沙中線通車後，縮減車卡是否能夠解決現在的擠塞問題。

對我無論作為新界東的居民，或代表他們的立法會議員，對此都感到非常失望。

如果想做到三隧分流，其實方法很簡單。特首經常說錢不是一個問題，但正正在三隧分流的問題上，錢是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局長說落實垃圾徵費的重點，在於宣傳和教育方面；第二，局長說垃圾徵費是推動減廢的火車頭。我不是說局長錯，而是我有另一個看法，我認為垃圾徵費的執行細節才是關鍵。當然，教育和宣傳是重要的，但這些只是軟件，如果只有軟件而沒有硬件配套，其實都是失敗的。我經常用的例子是"四電一腦"。局長說很順利，但我們天天都在後樓梯、街邊和鄉郊地方看到被人非法棄置的雪櫃和電視。

現在經常看到街上一袋一袋被非法棄置的垃圾，例如陳恒鑌議員經常說，舊區的唐樓天台除了有被丟棄的垃圾外，裝修泥頭也放滿整個天台，當局卻無法執法。所以，如果無法提供良好的配套，沒有一個好的執行細節，這個政策可能都會失敗。

我記得局長之前出席一個電視節目，記者提問時說很多議員都說垃圾徵費未有做好配套措施，黃錦星局長便回應說自己都知道，但台北、新加坡等地......韓國在20年前推行垃圾徵費時也未有完整的配套。當然，我們學習別人的好東西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現在並非突然要推行垃圾徵費。副局長做了兩年，黃錦星局長也已經做了兩屆局長，已在辦公室內主政6年，亦不是剛剛才提出落實垃圾徵費，數年前已表示要落實，那為何數年前不開始制訂配套，而要等到垃圾徵費開始後一兩年，才有配套措施？是否只在辦公室內與那個"大嘥鬼"公仔玩耍，便等於做好減廢工作呢？另外，局長告訴我們，他稍後會有3億元至4億元的撥備，用來做一些相關的減廢工作。我絕對同意，因為這是"專款專用"的概念，亦是民建聯經常提及的。不過，這個"專款專用"的概念與我們提出的那個概念稍有不同，而且，我會說這可能有點"走數"之嫌。

如果說減廢工作是"有政策，無配套"，我經常關心的電動車，更可說是一項"無政策，無配套"的項目。今次的施政報告有關電動車的篇幅其實很少，說來說去都是綠色運輸試驗基金，鼓勵市民使用新能源車，完全沒有具體措施及目標。去年，我在立法會與局長"計數"，我問他全香港究竟有多少輛電動車。

全香港有多少輛電動巴士呢？去年有18輛，今年只有16輛。政府花了不少錢在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上，試驗後卻沒有結果，電動公共交通工具的車輛數目亦減少了。

早前，有一班學者、大學教授提議可以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平台，讓交通運輸、電力公司、電動車及電池製造商，大家一同討論電動車及電動公共交通工具的發展。

我記得在數個月前做了一項調查。我買了一個外賣餐盒，打開後我數一數，連膠袋及刀叉在內，共有8件是塑膠製品。當然，環境局很好，之後提出了一些相應措施，表示會考慮如何將一些即棄餐具、飲管以約章或自願方式減少，政府亦會帶頭去做。不過，我也希望環境局在這方面做快一點，做多一點，令全香港每年棄置的7萬公噸塑膠廢料及即棄餐具可以完全減少。因為其他地方已經做得比我們快，而且，基本上，這方面需要的硬件配套相對亦比較少。

原來過去3年，我們已經在這些酷刑聲請者身上花了三十多四十億元。單是今年的預算，已經需要14億元來處理這些酷刑聲請者。

當然，對於一些真的在原居地被人迫害的難民，我們需要提供協助，但實際上，據我們現在了解的情況，就是在入境事務處內的小組有1萬多人輪候，然後有些經甄別後不符合資格，這些人於是提出上訴，上訴那邊也有8,000多人輪候。究竟他們如何玩這個遊戲呢？舉例來說，入境處要他們提交資料、文件，他們不遞交，或不停補交；入境處約他們見面，他們卻經常無理地要求改期；要求他驗身，他們卻不去驗身，甚至在驗身後失去蹤影，又不交回驗身報告。他們用我們議會一些同事經常使用的"拉布"手法，所以，一宗個案原本可以很快解決，但現在要26個星期才可以解決。有些人會幫他們說話，指政府不撥出更多金錢，入境處才會工作緩慢。並非如此，我剛才也說了，政府用了三四十億元來解決難民的問題。

相反，一個真正受到迫害的難民，會否用"拉布"的手法延長自己的申請時間？他們當然會盡快交齊資料，完成身體檢驗以便盡快獲准留在香港或到其他地方，怎會拖拖拉拉20多個星期？

我關注假難民的問題並非因為我們要節省金錢，又或者要苛待他們，而是這群人其實在我們社會中製造了不少安全隱患。政府的數字告訴我們，去年涉及犯毒、盜竊、"打黑工"、私藏槍械、甚至與黑社會罪案的有關數字已經過千宗，更遍布香港的社區。在油尖旺、元朗甚至新界北的一些地方都有，所以，如果政府不解決難民問題，對香港的治安有很大影響。我亦要向同事說，不要再幫助這些假難民。如果仍要讓他們留在香港，讓他們在香港工作，我不知道這些同事是幫助香港的"打工仔"，幫助香港社會，抑或傷害香港社會。

如果要等到差不多2020年後，每名前線警員才能有一部隨身攝錄機，我認為太遲。

最後，我想提出自己關心的動物權益的問題。在上一個辯論環節，陳肇始局長提及會作出修例，加強愛護動物的信息，亦希望藉此對動物權益有更多保障，這方面我絕對支持。不過，我亦想藉此機會，再次一提我們一直與很多動物權益團體討論的議題，即如何解決虐待動物的問題。當然我們繼續要求增設動物警察，政府則表示現時有一個動物守護計劃的2.0版，即"動物守護社區大使"。我希望這計劃能獲得顯著成效，因為它鼓勵愛護動物的人士參與防止虐待動物的工作，甚至在出現虐待動物的事件時，他們也能夠協助。

今次施政報告中提及動物福利是回歸後的第二次，我希望特首在下一份施政報告中，能提出更多有關保障動物權益的政策。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整個社會都聚焦在動用5,000億元公帑進行的大填海計劃，即"明日大嶼"計劃。毫無疑問，這是個相對容易獲得土地的方案，在香港基建工程陸續完成之際，一個更大規模的基建計劃，將為建造業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作為勞工界代表，我理應支持政府的建議。在"明日大嶼"計劃公布後，社會議論紛紛，出現不少反對聲音，這些反對聲音不純是政治噪音，很多市民有可以理解的憂慮。從宏觀來說，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填海造地要承擔的風險如何估算？從微觀上看，在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通車後，"一小時生活圈"令香港腹地大增，發展空間很大，亦有言論認為政府應以更宏大的視野看待香港發展。香港地少人多，如何面對人口增長？我在去年就施政報告的發言中，已指出幫助中港家庭團聚的單程證計劃，由1982年起實施至今，幾經演變，透過計劃來港的人口已超過140萬人。計劃實施已超過30年，當初落實計劃的環境到今天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從家庭團聚或人力資源發展的角度來看，計劃也有檢討的必要，特區政府的"明日大嶼"計劃亦提供機會，讓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檢討家庭團聚計劃。主席，對大部分香港市民而言，5,000億元是天文數字。儘管政府已經澄清，"明日大嶼"計劃並不是一筆過動用5,000億元，該筆費用是很長遠的開支，但要消除市民的疑慮並不容易。我不希望"明日大嶼"計劃的宏圖大計在社會撕裂出一道傷口。"明日大嶼"計劃和已經完成的高鐵和港珠澳大橋不同，它完全是香港內部的規劃，我們應如何規劃大嶼山的發展，同時減輕社會的震盪，這是對特區政府智慧的考驗。主席，在交通運輸方面，施政報告提出數項政策紓緩交通擠塞的問題，包括三隧分流，擠塞徵費等措施。施政綱領亦提到在2019年上半年就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諮詢持份者的意見。我期望政府就上述政策為車輛訂定收費水平時，能夠以公平原則看待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及商業車輛。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早前表示，稍後會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代三隧分流的詳細方案，但即使是流量相對較少的西區海底隧道，現時交通也很繁忙。有職業司機向我反映，憂慮如果三隧分流後，可能出現紅磡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的交通稍微紓緩，但西區海底隧道嚴重擠塞的狀況，結果弄巧成拙。三隧分流涉及修改法例，一些數字的模擬推算可能與事實有很大的差距，我希望政府能提出一些試行方案，讓事實證明三隧分流的成效。主席，施政報告亦提出其他交通政策，例如增加商用車輛的泊位。就此，從業員除了關注晚間長時間停泊車位不足，亦關注泊位的地點、上落客貨位置不足等問題。施政報告亦提出淘汰歐盟IV期柴油商用車。從環保角度而言，逐步淘汰柴油車輛不可避免，但政府必須考慮更換引擎對職業司機的影響。上述的各項交通運輸政策對業界有直接影響，我希望當局在推出政策時，能夠仔細聆聽從業員的聲音。

主席，香港嚴重缺乏土地，令經濟民生大受影響，是不爭的事實。我早前以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的身份，就2018年施政報告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促請特區政府以更大勇氣和承擔，多管齊下制訂及落實短、中、長期的土地儲備規劃，包括積極推動在維多利亞港以外的合適選址填海、加快開發岩洞和地下空間、在特定條件下增加地積比率、更改土地用途、加快收地與重建、推進各項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展計劃等、靈活調節土地供應、加快落實增加房屋供應，以及促進產業發展等不同政策目標。施政報告公布"明日大嶼願景"，計劃盡快展開研究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水域分階段填海，建造合共約1,700公頃的人工島，用作興建26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供70萬至110萬人口居住，當中七成為公營房屋。我與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議員皆認為，特區政府回應社會的強烈訴求，展示加大力度開拓土地的決心，是值得歡迎和肯定的。可惜的是，部分社會人士把"明日大嶼願景"妖魔化，例如數位非建制派議員今天就致謝議案動議修正案的發言便充滿危言聳聽的措辭，例如耗支可達1萬億元，有可能淘空庫房，破壞生態環境等。他們不但要求行政長官擱置或收回"明日大嶼"計劃，甚至要求政府承諾在善用本港所有土地資源前，不再考慮填海建造人工島的方案，總之務必要打倒"明日大嶼"計劃。主席，香港的天然地勢是山多地少，開埠以來靠移山填海造地發展。今天繁忙的中環、灣仔、銅鑼灣、尖沙咀、油麻地、旺角、紅磡和觀塘等地區，以及沙田、大埔、荃灣、葵涌、屯門、將軍澳和東涌等新市鎮，全皆是依靠移山填海造地。不過，特區政府在成立後反而拖慢填海造地，形成今天土地嚴重短缺的困難局面。香港自開埠以來，填海超過4,000公頃，前港督衞奕信在1989年年底宣布玫瑰園計劃，及至1998年7月6日赤鱲角新機場啟用，不但填海1,200公頃，更順利完成了機場建設和相關基建，包括青馬大橋和機場鐵路等，過程只花了9年時間。在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間，本港共填海約3,000公頃。因此，香港填海並非甚麼新鮮事，而對於香港而言，"明日大嶼"計劃需要的填海規模是一直已有的經驗。鑒往知來，有填海，香港才有今天的繁榮；有填海，香港才有更好的未來。如果能夠造出一大片接近將來三跑完成的整個香港國際機場大小的土地，用以提供大量公私營房屋、社會設施和就業，該處更可以成為第三個核心商業區，這有助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對香港的發展，對希望解決居住問題的市民，也是一大好事。特區政府現時只想啟動"明日大嶼願景"研究也遭受反對。有人口口聲聲反對所謂"倒1萬億元落海"，我不知道他們的數字從何而來。機場三跑填海650公頃，填海費用佔1,400億元的四成，即約億元，而最近開展的東涌填海多公頃，工程費用為100多億元。在不同地方填海，由於海床的狀況、深度和地質等因素，工程造價也會有所不同，必須根據前期研究結果再作推算，但亦絕非反對者所說的數字。有反對者認為，"明日大嶼願景"將會耗盡政府儲備，這說法同樣經不起推敲。"明日大嶼願景"是一個跨越未來二三十年的規劃，會分階段有序推行，工程融資亦可探討多種辦法。經民聯曾經建議政府發行填海債券，籌募填海和相關基建工程的所需開支，並以日後填海的賣地收益償還，讓市民有多一種較穩健的投資工具。我相信這亦有助爭取市民對"明日大嶼願景"的支持。主席，我認為更大的問題在於"明日大嶼願景"的反對者往往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肆意誇大填海的成本估算，完全忽視了計劃可以帶來的各種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主席，香港一直以低稅率為榮，目前的薪俸稅標準稅率只是15%，利得稅稅率最多是16.5%，是發達地區中最低的水平。這不但大大減輕了市民的稅務負擔，而且為香港營造了良好和具競爭力的營商環境，吸引海內外的企業來港發展業務，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能夠保持低稅率，同時能夠承擔龐大的社會開支，填海造地是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香港多年來填海造地，至今共提供了7,027公頃土地，佔約26,500公頃已發展地區的26%。由填海所得土地的收益，是重大的財政貢獻。數據顯示，2017-2018年度，香港的賣地收入高達1,636億元，佔政府收入比重26.7%。由此可見，缺乏持續造地和賣地帶來的龐大收益，香港的低稅制根本無以為繼，各項社會福利將缺乏足夠的資源支持，中產人士的稅務壓力屆時勢必首當其衝。"明日大嶼"計劃填海所得的人工島，四周皆是珍貴的臨海地皮，絕對是寸金尺土。同時，人工島將打造成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加上鄰近港珠澳大橋及日趨成熟的交通配套，有專家初步估算，如果以計劃所能夠提供達1億5,300萬平方呎的樓面面積推算，並以東大嶼人工島非常保守的每平方呎6,000元至8,000元計算，已可以為庫房帶來上萬億元的收入。故此，政府發展"明日大嶼"不單不會造成財政危機，反而可以帶來龐大收入。此外，還有上述提及的有形及無形的社會效益，廣大市民都將受惠。至於反對者認為該填海計劃將破壞生態環境，我認為是過分顧慮。現今的填海工程已有多項環保技術緩解對環境的影響。例如，機場三跑需填海約650公頃，為了盡可能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香港機場管理局採用了深層水泥拌合法，這方法在世界各地已廣泛採用，可以防止海床中的污泥釋出水中。隨着科技進步，現今已有多項成熟的環保填海技術。另一方面，填海造地當然要考慮極端天氣的挑戰，亦會以工程設計和技術提升防禦措施和應對氣候變化。所以，目前社會各界要解決的並非技術困難，而是我們有多大的決心和魄力解決長期窒礙香港發展的土地供應困局。主席，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往往需時10年以上，綜合性的長遠基建規劃需時更長。據特區政府估計，即使研究和設計工作在短期內啟動，"明日大嶼願景"首階段的填海工程也要在2025年才能夠展開，首批住宅單位約於2030年入伙。不少社會人士促請當局盡快展開該計劃。在11月6日，38名主要來自香港8所大專院校的經濟學者發表聯署聲明，有理有據地指出該填海計劃不單是可負擔的方案，更是上佳的社會投資，並同時批評社會上有不少有關"明日大嶼"的議論均屬立場先行及情緒化的口號，甚至流於煽動民情的民粹政治操作，可謂一針見血。因此，經民聯期待特區政府議而即決，決而即行，盡快交代填海規劃詳情，然後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填海所涉及的前期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撥款，加快填海步伐，解決迫在眉睫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問題，讓更多市民能夠早日安居樂業。主席，我與工程業界關心的另一項重要議題，是本港新鐵路項目的落實，以至長遠整體運輸基建的規劃。政府在2014年公布的《鐵路發展策略2014》建議在直至2031年的規劃期內完成7個新鐵路項目，但至今仍未公布該7個鐵路項目的具體方案和落實時間表，以致市民望穿秋水，而建造鐵路的工程人員則擔心"手停口停"。同時，政府應否盡快開展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以應付《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跨境交通網絡，以及配套設施的需求呢？在本立法年度的首次立法會會議上，我就上述問題向當局提出口頭質詢。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已就落實屯門南延線、北環線、東九龍線、東涌西延線及北港島線提交建議書。當局正要求港鐵公司補充有關建議的細節。同時，鑒於房屋供應緊張，而鐵路發展有可能產生的潛在房屋供應，政府正檢視屯門南延線及北環線的鐵路方案，並爭取盡快諮詢公眾。我相信工程業界均強烈希望有關方面不要再"唱慢板"，應該留意到本港社會對完善大型集體運輸系統的迫切訴求。但是，我樂於聽到當局將根據正在進行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所設定的整體土地規劃，推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並且會把"明日大嶼願景"的相關規劃研究及策略性運輸走廊的建議納入研究內。主席，在安全城市方面，香港早前接連發生升降機意外事故，造成人命傷亡，升降機的安全隱患引起市民的廣泛關注。我曾多次聯繫業界人士及官員與經民聯議員開會，力促當局盡快拆除這個潛在的都市炸彈。經民聯更建議政府撥款成立"升降機安全更新大行動專項基金"，向有需要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提供部分資助，用作升降機維修、更新或更換。我樂於看到政府宣布推出25億元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我期待當局盡快啟動該計劃，並且為有需要的業主提供工程及法律知識上的支援，同時增撥資源培訓技術人員，鼓勵更多年輕人士入行。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慧琼議員的致謝議案。

主席，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景"，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的中部水域，建議填海興建合共1,700公頃的人工島，預計可以提供多達40萬個住宅單位，讓最多110萬人居住，同時亦提供約4,000萬平方呎的商業及寫字樓樓面面積。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這個環節討論的範疇是土地、交通及環境，我想先談土地問題。面對市民對房屋的殷切需求，自由黨並不反對政府整合現時零散的棕地，甚至發展棕地，但我必須重申，絕大部分棕地上的作業須是用於支持其他行業的發展，例如堆場是支持港口運作、車輛維修是支援運輸業、重型機械則是支持建造業等；顯而易見，棕地上的運作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政府必須妥善安置現時在棕地上的作業者，我指的安置不是單單賠償了事，他們希望政府可以尋找替代土地，讓他們能夠繼續營運。雖然政府正研究利用多層樓宇安置部分棕地上的作業者，但有部分作業例如重型機械安放、建築用的預製件和堆場等，也是難以搬遷上樓的。因而，政府必須協助他們尋找替代土地。我們要知道，棕地出現經濟活動，主要原因是其租金低廉。因此，如果政府日後真的興建多層樓宇以安置棕地上的作業，其租金必須是經營者可以負擔的。政府應該以產業發展政策作為租金水平釐定的考慮，倘若日後替代土地是以短期租約租予棕地作業者，其租期必須有較長年期，這樣才可以吸引作業者作較長遠的投資。政府不應再以價高者得，而應該以作業者的經驗和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作考慮點，一旦必須翻標，政府應該考慮訂立一項"轉手費"，而不至於令原作業者投資的基礎建設，例如土地平整、供電系統和重型運作機械等化為烏有。施政報告中提到會重新推出工廈活化計劃，甚至容許改裝整幢工廈為過渡性房屋。我想指出，貨運物流業的中小型企業就是過往工廈活化計劃的受害者，因為當工廈重建或改裝時，它們都會被迫搬遷；亦由於工廈數目減少，令工廈的租金急速上升，增加了貨運物流業中小企的營運成本。因此，政府在推行新一輪的活化工廈計劃時，必須預留部分地區的工廈以供物流貨運業之用。為了配合未來對土地和房屋的需求，自由黨贊成應該未雨綢繆，就開發有潛質的土地作研究。對於行政長官倡議的東大嶼計劃中提到，政府會為配合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發展，優先推展興建一組全新策略性道路和鐵路網絡，這個運輸基建先行模式，是自由黨一直所倡議的。因為政府過去只按人口密度和社區發展規模來決定是否需要逐步擴建交通和其他民生配套，往往導致交通配套嚴重滯後，搬入新發展區的市民猶如住在孤島般，苦不堪言，將軍澳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就"基建先行"的概念，希望能同樣應用於日後所有新發展區。就交通方面，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今年是運輸基建的豐收年，因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及蓮塘/香園圍新陸路口岸都會在2018年落成開通，前兩個運輸基建已分別在9月和10月開通，但兩個基建在開通初期均出現混亂，包括廣深港高鐵的票務安排和港珠澳大橋的交通接駁問題等。自由黨明白新建設需要一段時間磨合，但希望政府能盡快與有關方面聯繫，理順兩個運輸基建的運作。自由黨更加希望政府能以這兩個新運輸基建作借鑒，讓預計會在今年年底開通的蓮塘/香園圍新陸路口岸能夠暢順運作。為有效紓緩過海交通擠塞的問題，政府計劃增加紅磡海底隧道及東區海底隧道的收費，並同時調低西區海底隧道的收費，而收費的調整會集中於佔交通流量較高的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對於政府今次的建議，自由黨認為是較以往的"紅加東減"方案有進步，因為今次建議內包括會調低西隧的收費。對於三隧分流的新收費方案，由於紅隧佔最有利的地理位置，亦擁有最完善的接駁道路網絡，以交通管理角度而言，它的收費理應最高，才可達致分流效果。由於駕駛者會按其車程、便利程度和收費水平選擇合適隧道，因此，任何能夠拉近特別是紅隧和西隧收費的計劃，也必然能夠達致分流的目的。至於有指拉近三隧收費會把部分車流引向西隧，導致西隧也出現擠塞，最終以往願意用金錢買時間而使用西隧的駕駛者，就會失去了一個選擇。

不過，長遠而言，隨着車輛數目增加和社會發展，政府確實應該就第四條過海隧道進行研究。主席，我認為議會應該支持政府建議的方案，我想在此提出兩點供大家考慮：第一，正如張宇人議員指出，政府的方案其實是把西隧自動調整收費的權力收回，直至2023年歸還西隧給政府前，西隧都只能按照目前訂下的收費執行。第二，如果政府的分流建議不能獲得通過，將會令我接着會討論的豁免專營巴士隧道收費計劃無法全面落實，使用西隧過海巴士服務的市民將無法享受此優惠。因此，自由黨希望各位同事慎重考慮，並且接納政府建議的三隧分流的方案。除了調整三隧的收費外，政府為鼓勵市民利用集體運輸工具橫過維多利亞港，建議豁免專營巴士的隧道費，以紓緩專營巴士日後的加價壓力。建議原意雖好，但與去年的"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犯下同一錯誤，便是未能公平對待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今次的建議同樣沒有包括非專營巴士中的"邨巴"服務及公共小巴。

為鼓勵更多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政府應把公共交通工具如邨巴及公共小巴納入豁免隧道收費計劃內。政府多次強調平衡公共交通的生態不易，但政府往往推出一些措施破壞這個來得不易的平衡生態。除了去年的"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和今年建議豁免隧道費的措施外，過往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同樣只將部分公共交通工具納入計劃內，因而造成不公平現象。自由黨希望政府盡快就2元乘車優惠計劃進行檢討，並把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展至設有八達通的紅色小巴和街渡，以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長遠而言，因應市民出行的改變及跨境人流的增加，自由黨仍然希望政府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以便就未來的交通運輸需求作更好的規劃。對於政府表示會研究日後讓支持經濟活動的車輛可享有較優惠的隧道費，我是絕對支持的。現時中、重型貨車和旅遊巴士均肩負支持香港貿易物流及旅遊業的重要角色，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這些車輛目前的隧道費相對較高，若能考慮到它們對本地經濟的貢獻，而讓它們可享有較優惠的隧道費，肯定是一項德政，有助業界減輕經營成本並回饋使用者。為解決泊車車位不足的問題，施政報告中提到會在政府設施和公共休憩用地增加公眾泊車位，估計未來5年會增加最少1,500個公眾泊車位，但對於尚欠以萬計的車位而言真是杯水車薪。政府已經因應市民對房屋的需求，而將多個短期租約的臨時停車場土地收回作發展之用；近日啟德分別有兩個可供500架大型車輛停泊的臨時停車場，被收回作發展之用，相信是預備興建體育園區。自由黨希望政府能夠加快泊車需求的研究，以便盡快規劃足夠的商用泊車設施，配合社會的發展。此外，自由黨強烈要求政府擱置拆卸現有公共多層停車場的計劃，增設專地專用的臨時商用停車場，開闢更多可供商用車輛於晚上停泊的路旁泊位，以及全面落實小巴可於晚上停泊在小巴站內等措施。主席，對於施政報告隻字不提如何打擊非法載客取酬的"白牌車"，我感到非常失望。近年"白牌車"肆虐，歸根究底是政府監管不力，執法不嚴。最諷刺的是，行政長官希望維持香港為最安全的城市，但道路上卻滿布"炸彈"，充斥了大量不受監管的車輛及司機進行非法載客取酬活動，一旦發生意外，這些非法行為將累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失去應有的保障。事實上，非法"白牌車"對合規經營的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極大衝擊，不但載客量減少，影響生計，司機亦嚴重流失，的士及小巴有接近兩成車輛因為司機不足而被迫閒置。為了打擊"白牌車"，希望運輸及房屋局責成警方加強執法，並盡快修訂相關法例，加重涉及"白牌車"罪行的罰則，甚至充公犯罪的車輛。為了改善路邊空氣質素，施政報告建議在2023年年底前分階段淘汰歐盟IV期的柴油商業車，自由黨希望有關計劃是以現時淘汰歐盟IV期前老舊商業柴油車計劃作藍本。另外，由於歐盟IV期的車輛涉及的年份甚廣，最舊的可能已達13年，最短的只有數年，因此，政府推出的特惠補貼，除與淘汰歐盟IV期前的柴油車一樣與購置新車脫鈎外，特惠補貼的發放應以車齡釐定，車齡越小，可獲的特惠補貼則會越多，以鼓勵車主盡早更換。至於最終方案，希望環境保護署盡快與相關業界商討。重要的是，計劃應盡量減低對這些"搵食車"的影響。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昨天我已表明了原則上支持"明日大嶼"這項計劃，今天我想講一講活化工廈和文化體育場地空間的問題。行政長官在今年正式宣布重啟活化工廈政策後，工廈單位的收購和併購活動已經蠢蠢欲動，靜靜地進行，一些在工業大廈運作和活動的藝團及體育團體亦開始受到影響。藝團受到的直接影響就是單位業主不再續租或大幅加租，將藝團迫走；而間接的是有人不斷向地政總署舉報，要求巡查，為藝團帶來麻煩，迫使他們自動離開。那些工業大廈單位樓底高，空間實用，租金亦相較便宜，不少文化藝術團體、藝術家及康樂體育團體過去一直選擇進駐工廈，但2010年實施的活化工廈政策對本地文化藝術界及康體界帶來很大傷害；這些藝團要麼被迫遷出結業，要麼承受着昂貴的租金，繼續營運。現存在工廈的團體，好不容易才捱到今時今日。政府重提活化工廈，但政策尚未正式出台，已經有發展商磨拳擦掌，實在很難不令業界擔憂。雖然重啟活化工廈政策增加了額外條件，要求申請者需要將10%樓面面積用於政府指定的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和社區設施等用途，但從業界角度來看，預留面積供業界發展固然是好，更是多多益善，我亦希望政府能夠預留的面積，可供康樂團體發展之用，而更關鍵的問題是，預留的面積是否真的能夠提供給受活化工廈政策擠壓出來的團體繼續使用？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夠認真思考設立一個機制，讓預留的面積能夠真正讓棲身工廈的藝團和康體團體受惠，而非重蹈上回政策的覆轍，讓政府又一次好心做壞事。至於政府為了鼓勵業主重建1987年之前落成的工廈，建議相關工廈重建項目可以放寬核准地積比率20%，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得更進取，就是仿效改裝工廈的做法，要求申請重建者預留一定比例的樓面面積，例如10%，作政府指定用途。政府亦可以考慮進一步放寬地積比率，或者減免部分補地價的費用，以增加重建的誘因，同時藉此提供更多空間讓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及康樂體育發展。至於政府提出在設定期限內放寬申請地契豁免書的政策，讓符合規劃要求的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在無需另行申請地契豁免和繳交豁免費的情況下，在現有工廈的個別單位內運作，這是我和業界一直爭取的措施。事實上，作為租客的藝團，在過去根本沒有足夠能力要求業主為他們花時間和金錢申請改變工廈單位的用途。有些業主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業界在違契的情況下運作；亦有些業主乾脆不考慮租與業界。施政報告現在回應了訴求，相信能夠令業主更願意將單位租給藝文界，亦讓部分藝團或藝術家釋懷，不再擔心出現違契執法的問題。另一方面，擴大緩衝樓層的可准許用途，以涵蓋電訊機樓中心、電腦或數據處理中心用途，促使工廈的低層樓層可以改裝為非工業用途，我相信這項政策是特首為了履行其政綱所說的進一步放寬部分工廈較低樓層的相關限制，讓工廈可改作創意公司用途的政綱踏出重要的一步。誠然，現時要將工廈低層改作非工業用途，必須有一層緩衝樓層，即所謂防火層。目前來說，緩衝樓層必須全層掉空或作為停車場，限制非常大，現在擴大緩衝樓層的可准許用途，相信一定能夠增加業主將工廈低層改為非工業用途的誘因。不過，令人關注的是，現行政策對申請更改非工業用途並無作出規限，可以改作創意公司，亦可以改作表演場地，但同時亦可以改作更能賺錢的食肆和零售商鋪等。這些措施能否真的好像特首政綱所說，可以用於文化創意用途？我有很大的疑惑，希望政策落實時，有更明確的要求，照顧文體業界所需。誠然，現時大部分大型文化藝術空間，特別是表演場地，均掌控在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手中。基於公平使用的原則，場地難以長期分配給同一藝團，無法好像外國的習慣，讓一些受歡迎的節目可以長時間演出，或者讓藝團可以長駐一個場地，好好部署他們的節目。雖然西九文化區的文化設施正逐步落成啟用，例如戲曲中心在年底開幕，演藝綜合劇場亦可能在2022年啟用，但所提供的場地仍然有限，私營表演場地仍然嚴重不足，限制着本地表演藝術的發展。政府有需要思考如何善用現有空間，特別是工廈的空間，以開拓更多私營藝術場地。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走出了一步，但仍然有很多措施需要政府進一步研究和落實推行，包括如何在保障消防安全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大非工業用途的範圍，讓表演場地、藝術教育工作室等設施可以設在工廈內，以回應業界的訴求。主席，我想說一說關於體育的問題。無論今屆或上屆政府，也對體育作出不少投入：在場地方面，一方面落實興建啟德體育園，並且預留200億元增建或重建26項體育及康樂設施，增加供應；在資源上，亦增加精英運動員培訓基金的數額，並撥款1億3,000萬元為隊際球類運動開展了5年的發展計劃。在硬件和軟件的加大投入之下，亦開始看到成效。今年亞洲運動會，香港代表隊創下歷史佳績，取得8金18銀20銅一共46面獎牌。其中香港男子7人欖球隊為香港擲下亞運首面團隊運動金牌，而在壁球項目之中，歐鎮銘和李浩賢亦囊括男單金銀牌。他們兩位在準決賽時，同在落後兩局之後，連追三局反勝對手，雙雙晉身總決賽。

再者，啟德水域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可以飽覽維港景色；發展為水上活動中心，具有相當吸引力。事實上，大灣區的一些鄰近城市，譬如珠海，也十分積極籌備興建大型水上活動中心。如果政府再不行動，只會落後於人前，將機會拱手讓給他人。其他一些大型體育項目，譬如賽車、賽艇和飛行等項目，政府亦應考慮予以支持和開拓。另一方面，我非常支持政府就欣澳填海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在欣澳附近填海60公頃至100公頃，發展為康體休閒用途。考慮到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計劃，以及大嶼山的人口未來將會增至大概100萬人，為配合新增人口對康體的需求，以及未來體育的發展，政府亦應研究在欣澳填海土地發展第二個體育園區的需要。根據啟德體育園區的經驗，由初步構思至最終落實，所需時間超過10年，而欣澳填海的土地由於受高度限制，難以興建高樓住宅，發展為康體場地無疑是一個可行方案，一來可增加體育場地的供應，二來亦可設立一些因現時體育園區面積所限而未能容納的設施，譬如賽車場。因此，盡早籌建，既為未來本地體育發展作準備，亦可滿足市民對體育場地的需求。主席，接下來我想討論大灣區的發展與文化體育的關係。隨着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落成，大灣區將可打造成"一小時生活圈"。在區域的協同發展下，我們將可預見宜居、宜業和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城市生活。粵港澳大灣區的九市二區同樣在嶺南文化的發展中同根同源，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大都會、國際金融中心、亞洲文化樞紐，吸引全球各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和機構，別具特色。香港的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電影、音樂、印刷、出版及電視等創意產業的發展廣受國際和內地歡迎。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為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香港文化、港產片和廣東歌等曾經成為國內流行文化的重要一環。在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之中，香港的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將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和機遇，可以做的工作包括推動成立區域性的文化藝術團體為大灣區服務，例如灣區粵劇團等，都是一些可行的方案。同時，亦需提升香港藝團作出巡演的能力，好好掌握新興出現的市場。在康體方面，大灣區城市群各有其體育資源的優勢，可以互補，以及尋找合作的空間，攜手推動大灣區的體育發展，譬如可以共同舉辦大型體育賽事，讓大灣區的城市共同參與，交流技術和體育文化。另外亦可促進更多體育項目和活動舉行，推動灣區內體育的共同發展和資源共用，包括到運動項目設施成熟的地區進行集訓。另外也可以促進各個地方體育產業的發展，善用內地體育產業高速發展的機遇。如果對比目前就推動大灣區文化體育合作交流所出現的機遇，我認為我們政府所作出的承擔遠遠不足，在這方面必須加大投入，早着先機。